主席，據悉，教育局在調查針對教師的投訴後，發現有教師使用內容偏頗的教材，向學生灌輸歪曲的概念，挑起學生對國家的反感。教育局表示，會在教師的職前和在職培訓中，加強價值觀教育、教師專業操守、《憲法》、《基本法》和國安教育的內容。

局長可否將相關課程納入培訓中，而不是限於那3類教師才可以接受這些課程？

主席，我留意到政府在答覆張宇人議員的質詢中，表示就那些被教育局譴責或警告的教師，學校應該鼓勵他們接受培訓，或政府鼓勵他們接受培訓；而鼓勵的意思是並非強制，他們可以接受培訓，也可以不接受培訓。我想問局長會否考慮建立一個制度，對於受到譴責或警告的教師，要強制他們參加這些培訓課程，根據他們的不同過失，必須參加不同的相關課程，以作為補救或懲處的措施？

主席，我十分支持教育局在教師的職前和在職培訓中加強價值觀的教育、老師的專業操守、《憲法》、《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教育的內容，我希望教育局應該認真執行，不要以"為培訓而培訓"這種態度來做，否則即使投入更多人力資源，也不能夠提升香港的教育水準。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很強調，被取消教師註冊的人士已經不是教師，已經接觸不到老師的培訓；相反，被譴責、警告或勸諭的老師則有機會接觸到度身訂造的培訓課程。問題便出現，因為坊間對於這個培訓課程存疑，他們擔心出現一種情況，便是聽了卻不明白，明白了又不做，做了又沒有做足的問題。那麼，我想問局方，如果單靠學校進行觀課、檢視教材和提醒教師時刻注意言行，把責任全交給學校和校長的話，又如何確保教師除了不再傳播一些扭曲的價值觀和錯誤的觀念之外，可以產生一個作用，便是積極傳授一些正確和符合基本原則的教育呢？

主席，我首先感謝張宇人議員提出這個問題，其實我們看到政府的答覆後，感覺社會對於特區政府如何處理一些犯事的老師......

另外最重要的是，現時在教育界裏面，仍然有很多無感染症狀的政治病毒帶菌者，有很多人不認為自己做錯，還在裏面無意識地散播這些病毒。

第二項質詢。

視乎工程的性質，技術評分比重一般佔整體評分40%；而一些高度複雜的項目，技術評分比重更會提升至50%。技術能力及表現與標價兩部分經綜合計算後，總得分最高的標書會被推薦採納。在保障公眾利益的前提下，我們亦會審視最高得分者的財務能力及其標價的合理性，以確保中標者有足夠能力按合約要求完成工程。如果有不合理低價的標書，而這些標書獲得最高的綜合評分的話，相關標書亦不會被推薦採納。以上的評標方法既符合公共理財原則，亦有助我們選出有能力的承建商進行工程。事實上，香港的基建水平在過去一段長時間躋身國際前列位置，反映我們的評標方法行之有效。就劉國勳議員質詢的各個部分，現答覆如下：一在2019年至2020年的8個季度內，撇除定期合約和一些在申請撥款前已知回標價的項目外，價值在3,000萬元以上的主要基本工程計劃合約的平均中標價約為其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中預算款項的81%。單以2020年的第四季來說，相關工程合約的平均中標價約為預留款項的77%。就議員提及的其中3份工程合約，我們在評標階段已詳細審視情況，認為其標價仍屬合理水平。儘管如此，工務部門在施工階段會嚴謹地監督工程，確保承建商履行所有合約要求。如果發現承建商的表現未如理想，工務部門會督促承建商適時改善，並把其不理想表現反映在表現評估報告上。如情況未能改善，工務部門會根據發展局的《承建商管理手冊》及相關指引採取規管行動，包括暫停投標資格，甚或從認可承建商名冊除名。根據工務部門的資料，上述提及的3份工程合約，其承建商的表現在工程開展至今未有出現問題。工務部門會繼續嚴謹地監督有關工程。二正如我剛才所說，政府在現行評標機制下已有清晰指引，以評估和剔除不合理低價標書，確保中標者的質素和能力，免除因工程價不足而引致的違約及其他風險。在評估標價是否合理時，我們主要會考慮幾個因素，包括：1與其他投標者的價格、工程合約的預算費用，以及同類別工程的最新價格進行比較；2就合約中主要工種的標價與市場價格進行比較；3標書中的資金流有否出現"前重後輕"的投標策略等。如果工務部門認為某份標書的標價過低，可能影響該投標者履行合約要求的能力，甚或出現違約風險，工務部門將不會考慮接納有關標書。由於已有機制確保不合理低價標書不會被採納，我們不打算以"一刀切"形式剔除最低價標書。三就疫情對本地建造業界的影響，我希望在此簡單闡述政府和業界共同作出的努力，以及政府的一些支援措施。我們在過去一年多透過兩輪防疫抗疫基金，推出多項支援建造業界的措施，包括對建造業工友和相關企業直接提供現金補助、推行建造業保就業計劃等，共發放了約63億元。此外，發展局和工務部門合共創造了超過6,500個短期職位，為就業市場注入活力，同時亦額外增加250個畢業生培訓和暑期實習生名額，並向僱主提供薪金補貼，支援他們聘用約2,100名畢業生和助理專業人員。我們在今年會繼續提供約3,000個短期職位、額外聘請為數約100名暑期實習生，以及資助私人機構聘用畢業生和助理專業人員，名額約1,700個。此外，勞工及福利局亦會把工科畢業生訓練計劃的名額增至500個。就工務工程合約而言，我們除了因疫情關係而延長合約完工期外，還在現有和新的合約中向相關承建商提供預先支付金，解決其現金流問題。過往一年多，我們在280多項工務工程中，共發放約20億元預先支付金。業界均認為有關措施能有效紓緩承建商的現金流壓力。至於議員所關注的建材價格變動問題，一般工程合約已附有工資及物價調整價格的機制，我們會按工程期內相關工資和材料指數的變動，上調或下調對承建商的合約付款，藉此減低承建商因工資和材料價格波動所承受的風險。

死亡數字已增加了1倍，而且不包括"黑工"，這情況實在令人擔憂。就我剛才的提問，局長表示如有不合理低價的標書，這些標書即使獲得最高評分，也不會被推薦採納，而且訂有機制進行監管。我想問局長，有關機制的標準如何釐定？據我所知，不單2020年的第四季，即使是最近一些大型工程的中標價，均只是政府預留價的五六成而已，最低標價甚至比次低標價低出五至六成。

我剛才在主體答覆已有提到，在審視一份標書時，我們會分兩部分作出評估，投標價是一個部分，而工程表現則為另一部分。我先與劉議員分享一個數字：以過往3年超過1億元的合約而言，是否全皆由最低價標書中標呢？當中有大約42%合約的中標者，其投標價並非最低，而是因為其質量較好。

又或當投標者的現金流很強時，能支持他採用一些其他投標者不願意採用的方法？總的來說，我們會評估投標者會否有違約風險，並能按我們的質素要求完成工程，然後才會繼續考慮已獲最高評分的標書。我們認為如以"一刀切"方式硬性劃出一條線，如訂明80%或70%以下便不符資格，這是既不科學也不符合香港市場要求的做法。

所以，在過去一段時間，我其實很關注當局有否實行"價低者得"的原則，但局長剛才已在主體答覆說明，政府的現行評標機制已訂有指引，會剔除出價低得不合理的標書，我希望在這方面可做出一些成績。主體答覆第二部分提到很多方面的把關工作，務求在質量和價錢上均屬合理。

若然如此，便會關乎今後的工務工程能否如期進行，以及會否因中標公司虧本倒閉而導致工程延誤。

所以，我想問局長如真的遇到這種情況，當局會否再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又或在工程"爛尾"後，政府需否重新招標，因而蒙受損失？

在過去的某一段時間，一如劉國勳議員或盧偉國議員所知，大約在2009年至2014年間，工程物料價格曾急速上升，從政府的標價指數也可看見，該數年的指數曾攀升了數十個百分點。

不過，最近數年已再無出現這種情況，其實在本屆政府任期內批出的工程，均暫時未有出現需要爭取追加撥款的情況。

主席，當局在2016年成立項目成本管理辦事處，其後並於2018年把該辦事處升格，成為項目策略及管控辦事處，簡稱"項目辦"。設立項目辦的主要目的是加強成本監控和項目管理的能力，簡單來說就是要防止工務工程出現超支。由於項目辦會就每個預算金額超過3,000萬元的項目進行審視，項目辦是否認同以主體質詢提及的22項工程合約而言，其工程預算均須經項目辦審視？項目辦會否作為獨立的第三者，評估有關部門所定的工程預算會否偏離合理水平，或就工程合約價格作出過高估算？
就有關的管控部門，我先向黃議員提供一個數字：該管控部門在2016年成立，前身是項目成本管理辦事處，曾審視300多個項目，共牽涉6,400億元工程費用。透過其提出的良好意見，加上工務部門予以執行，政府至今大概節省了700億元成本，這是至今為止的基本情況。黃議員剛才提出的第二個問題牽涉一些複雜情況，我嘗試作簡單解說。

主席，現行輸入家庭傭工計劃並未涵蓋內地家庭傭工。然而，東南亞多個外籍家庭傭工主要來源國家接連爆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令外傭來港人數銳減，加上在港外傭"跳工"頻繁，導致越來越多本港家庭無法聘得外傭。

主席，就議員的提問，經諮詢保安局及入境事務處後，我現綜合回覆如下。一面對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政府一直因應疫情防控形勢的變化和需要，盡最大努力為外籍家庭傭工和其僱主提供協助和便利。從2020年年初開始，勞工處及入境處推行多項措施，協助外傭及其僱主應對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包括容許僱主延長其即將離任外傭的現行合約有效期限最多3個月，以及進一步延長外傭延後返回原居地的特別安排。一般而言，外傭可在其僱主同意下申請延後一年返回原居地。在疫情下，如外傭在該首次一年延後期內仍未能返回原居地，可再向入境處申請進一步延長逗留期限直至合約完結才返回原居地。如新聘請的外傭受疫情影響暫時未能來港，或現任外傭未能返回原居地，僱主可採取上述特別安排，讓現任外傭繼續留港照顧家庭。上述特別安排須得到僱傭雙方同意。

在回歸前，英、美、加、澳、紐等無需簽證國家人士，或所謂西方國家人士取得工作簽證來港後住滿7年，便可以自動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問，為何要優惠"五眼聯盟"國家的人而歧視內地同胞或外傭呢？

主席，輸入內地傭工當然需要小心研究，前中央政策組曾經在2009年進行有關輸入內地傭工的研究，並初步列出數項規定，例如傭工必須年滿45歲、不得留港超過7年、必須透過中介公司的配額等，但研究結果沒有對外公開。

有否從大灣區整體社會發展的角度審視相關問題，以及有否就相關議題，跟內地各省市政府進行溝通和交流呢？
主席，中央政策組在2009年進行有關研究之後，政府內部曾經進行有關討論，結論是不適宜在香港進行有關工作，即有關內地傭工來香港作為家庭傭工的安排。當然，據我記憶，近10年也沒有進行相關研究。
主席，外傭短缺、"跳工"嚴重，這是有聘請外傭的僱主近來面對最頭痛和最困擾的問題。大家也知道，外傭輸出國菲律賓和印尼因為疫情嚴峻，已作出一些特別安排。在這個問題上，已有數千名外傭無法來港，於是出現剛才所說的外傭短缺、"跳工"嚴重問題。主席，關於這個情況，我看到入境處在回答傳媒查詢時表示，會收緊措施及作出一些安排。面對供不應求的情況，我十分希望向勞工及福利局了解，局方有何特別措施支援僱主，令他們面對這個問題時無須那麼頭痛呢？
主席，我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亦已說明，如何協助在港外傭及其僱主。不過，如果議員特別關心所謂"跳工"的問題，其實我們在過往的答覆中曾詳細說明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我們希望盡量避免這些所謂"跳工"的安排，但同時我們亦要考慮到有時候，一些十分特別的情況會導致合約中斷，例如僱主過身，又或其他十分特別的情況是我們需要考慮的。我們並要考慮到處理的個案申請數目，如果延後太久，便會出現很多外傭在合約完成後逗留在臨時院舍，因而導致防疫風險問題。所以，在這數個範疇之中，我們反覆思量，如何拿捏分寸，特別是那些已中斷合約的外傭再尋覓新僱主的安排。

主席，雖然謝偉俊議員說這項質詢的焦點並非在內傭的層面上，但我們希望將這項討論放在內傭的問題。主席，第一，就現時很多僱主聘請不到外傭，當局亦開始考慮如何增加這項服務的供應，包括將內傭列入考慮。但是，有報道指出，澳門實行輸入內傭一段時間，但都聘請不到人，因為價錢並不便宜。主席，我想問局方，既然外傭和內傭的成本現時並不便宜，亦難以聘請，政府有否做過任何工作推廣本地家務助理，以提升市民對這項服務的需求及認識，以及加強有關培訓課程，令本地婦女在高失業率的情況下可以找到工作？
主席，有關家庭傭工的培訓工作，在僱員再培訓局是一個相當受歡迎的課程。

當然，除了僱員再培訓局，坊間亦有其他平台，我記憶中有大約超過20間社企的類似組織，都是提供這些空缺及供僱主聘用僱員。不過，的而且確，在某些地區是比較困難一點，因為那些提供服務的人並非住在需要服務的人居住的地區，例如在港島區、半山區等聘用家庭傭工會比較困難，但在新界或九龍，情況會比較好。

不過，事實上，僱主依然難以聘請外傭，依然因為檢疫的原因而無法安排外傭來港，很多中產人士依然很着急，外傭的叫價依然越來越高。

其實，我想返回主體質詢第二部分，在這段疫症期間，非常時期要有新思維，亦要有一些特別措施去處理。局長可否不要這麼堅持，因為局長在這兩星期的答覆都堅持表示，基於入境管制及保安考慮，不會考慮輸入內傭。我認為這些已是過時的想法，局長可否在這個非常時期稍為放寬這兩方面的考慮，讓中產人士可以嘗試在疫症期間聘請內傭呢？
主席，立法會議員提出這些問題，甚或提出一些很具體的建議，政府當局必然會認真研究及考慮。我在兩星期前的答覆及今天給大家的答覆，都是我們現時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以及過往討論這個問題所關注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繼續探討這個問題，我們都樂意與大家討論。不過，這個問題本身很複雜，因為處理任何內地居民來香港工作，包括我們的輸入外勞政策，我們都要非常小心。

所以，這個問題並非純粹屬於勞工政策的範圍，它除了涉及我剛才所說有關入境及保安的問題，亦可能連帶相當多社會甚至家庭問題。我們樂意將來與大家作深入討論。

為鼓勵發展商採用環保建築概念，政府在2001年推行環保及創新樓宇政策，容許露台、公用平台花園及空中花園等環保設施豁免計入住宅發展項目的總樓面面積。政府在2011年修訂有關安排，訂明露台面積由全數減至最多一半可獲豁免。據悉，發展商其後減少為新建住宅單位設置露台，或只設置稱為"工作平台"的超小型露台。

主席，政府一直採用多管齊下的策略，推廣建造綠色建築，並鼓勵建築技術創新，減少碳排放，以應對氣候變化。為鼓勵發展商在其新發展項目中加入環保及適意設施，以及樓宇的必要設施，政府就該些設施提供總樓面面積寬免。於2009年，為回應公眾對建築環境的質素和可持續性的關注，政府與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共同展開了名為"優化建築設計締造可持續建築環境"的社會參與過程，讓社會不同界別人士就議題作出深入討論、尋求共識。在充分考慮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於上述社會參與過程後所作出的建議後，政府自2011年4月起引入一系列措施，包括頒布一套可促進本港優質和可持續建築環境的建築設計指引，要求新建樓宇加入樓宇間距、樓宇後移和綠化覆蓋率的設計元素。

另外，為限制樓宇體積，以減低對鄰近環境或景觀帶來的負面影響，2011年的政策亦收緊了總樓面面積寬免的安排，包括降低停車場、露台、工作平台可取得的寬免，以及設置了10%的整體寬免上限。

就質詢的3個部分，經諮詢環境局及運輸及房屋局後，現答覆如下：一在2011年落實的可持續建築環境的政策下，一些環保及適意設施，在符合建築設計方面關於樓宇後移和綠化上蓋面積等的要求後，其面積可獲寬免。其中，考慮到公用空中花園可為整體社會帶來環保利益，如有關設施符合《聯合作業備考》第1號，以及屋宇署發出的《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151及APP-152的條件，該些公用空中花園的面積可獲全數寬免。此外，其獲豁免的面積亦無須計入10%整體寬免上限之內。二為鼓勵業界在住宅樓宇提供露台，只要設施符合《聯合作業備考》第1號所列出的條件，該露台總面積的一半可獲豁免計入總樓面面積內，但有關寬免面積須受10%整體寬免上限所限。現時的安排，是考慮了位於個別單位的露台一般只可由有關單位的居民享用，亦平衡了於前述社會參與過程中收集到對控制樓宇體積的意見。據屋宇署的顧問研究顯示，在2015年至2017年間落成並成功為其環保及適意設施申請總樓面面積寬免的住宅項目中，有80%的項目有提供露台。這反映了現時透過總樓面面積寬免為設置露台提供誘因，收到一定成效。自2019年起，為進一步便利居民為安裝於大廈外部的空調機進行維修，屋宇署接受空調機平台與露台及/或工作平台相連，以讓設計更有彈性，並提供更佳的空調機保養通道。政府會繼續不時檢討環保及適意設施的規定，以鼓勵業界在綠色樓宇內提供有關設施。運房局表示，《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旨在加強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的透明度及公平性。條例中訂有實用面積的定義，讓準買家有統一標準計算不同單位及不同發展項目的平均呎價。現時露台面積計入實用面積。三為進一步推動綠色建築，屋宇署近年委託顧問就總樓面面積寬免措施進行檢討。顧問指出，新加坡及美國等一些城市均以樓面面積寬免作為誘因，推廣綠色建築、改善整體建築環境。顧問指出，不同地區所推廣的綠色建築元素，亦有不同。例如在美國芝加哥，有關措施主要為推廣環保天台，而在新加坡，則用以推廣例如綠化、戶外休憩區等的不同設施。至於香港，顧問在經過深入研究並與業界充分溝通後，建議維持現時10%的整體寬免上限。同時，顧問亦建議提升有關先決條件，要求新建私人發展項目須於綠色建築環境評估獲得指定級別，才可就環保設施及適意設施申請總樓面面積寬免。如項目只能獲得較低綠建環評級別，則須證明符合1項或以上促進優質和可持續建築環境的新特定標準，例如大量綠化應用、應用預製組件、更佳的室內自然通風，以及長者友善設施。這種以表現為本的模式，我們相信將可以更富彈性的方法，更有效地推動綠色和低碳建築，以配合香港在2050年前達至碳中和的目標。屋宇署目前正與持份者緊密合作，制訂方案實施細節，我們的目標是在2022年推行有關的建議。
主席，局長剛才提及已經聘請顧問研究可否這樣實行，但顧問指出新加坡、美國等地一些城市也有以寬免樓面面積作為誘因，以推廣綠色建築。然而，局長接着說，顧問深入研究亦與業界充分溝通——只是溝通，並不表示業界同意——建議維持不變。

試想想，老實說，買樓送露台對發展商來說有助促銷，買樓的人亦會開心，再加上露台是高空發展，不佔用土地面積，亦可以減碳，何樂而不為？當然，我樂見屋宇署就這方面作研究，制訂一些方案。

所以，我想再問清楚局長，會否考慮推出一些政策，鼓勵發展商興建環保露台、空中花園，以及進行天台綠化？

我想解釋一下，因為當中有不同的考慮。

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也指出，這對整個城市的景觀、小區的通風等，或許有影響。

主席，這便造成很多問題。第一，建築費更高、時間更長。另外，更慘的是，第一，沒有自然光；第二，要設置抽風系統。

其實以往曾經有段時期，即使車位在地面，我們亦照樣批出寬免。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關於香港樓面面積的寬免，顧問建議維持現有的10%整體寬免上限，同時又建議提升有關的先決條件，即要求新建的私人發展項目要在綠建環評中獲得指定級別，才可以就這些環保設施或適意設施申請總樓面面積寬免。我想問局長，既然希望達到這樣的鼓勵作用，為何不考慮設立不同的寬免上限呢？

以目前綠建環評的做法而言，讓我再說一說，目前只要發展商參加，日後萬一項目完全無法達到任何級別，仍然可以享有總樓面面積寬免。

近年生活質素越來越差，因為居住的單位越來越小。在局長檢討整個發展路向時，有否辦法......在2020年，人均居住面積為13.1平方米，相對來說深圳是27平方米。即使我們追不上深圳的27平方米，起碼也可以追到15或16平方米吧？我再請局長想一想，可引入甚麼其他政策，為我們香港人"拆牆鬆綁"，改善生活環境，免得那麼擠迫？這樣亦可減低對政府的民怨。

稍後來到立法會，我再跟何議員解釋。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除了透過宣傳和教育推廣兒童乘車安全之外，我們亦正在檢討在私家車使用兒童束縛設備的規定，以進一步加強兒童乘車的安全。就柯創盛議員的質詢的各個部分，經諮詢運輸署後，現答覆如下：一在2018年、2019年及2020年的交通意外中，並沒有12歲以下乘客死亡的個案，而涉及12歲以下乘客的嚴重受傷數字分別為10位、7位及3位。二及三政府一直推動兒童乘車安全。現時根據《道路交通規例》，3歲以下的兒童坐在私家車前座時，必須使用認可的兒童束縛設備；至於私家車後座，如果座位已裝配兒童束縛設備，3歲以下的兒童也必須使用。除法例的規定之外，政府亦一直進行有關兒童乘車安全的宣傳和教育工作。雖然現時法例未有強制在私家車後座為兒童乘客安裝兒童束縛設備，但我們留意到不少司機已在私家車後座安裝兒童束縛設備。此外，不論家長、甚至是兒童，他們很多都對佩戴束縛設備的意識亦相當高。於2020年6月，運輸署發出《道路使用者守則》更新版本，當中新增"確保兒童乘車安全"的篇幅，列明現行有關兒童束縛設備的法例要求，以及使用指引和規則，例如兒童束縛設備須根據廠商指示安裝於車廂內，並應讓幼童坐在後座上等。我們一向十分關注學生服務車輛的安全。

為加強保障學童的乘車安全，運輸署於2007年修例，規定所有在2009年5月1日或以後登記的學生服務車輛，必須裝設"保護式座椅"，以在車輛發生碰撞時減低學童被拋離座位的機會，及降低學童受傷程度。此外，運輸署亦已更新《學童乘搭"學生服務車輛"的安全指引》，為從事學生接載服務的營辦商、司機及跟車保姆等，提供作業和服務使用守則。例如須確保每名乘客均獲分配一個結構穩妥並牢固裝置在車身上的座位、車輛行駛時切勿離開座位，並於去年9月加入鼓勵業界在訂購新的學生服務車輛時，為所有後排乘客座位安裝安全帶的建議。儘管政府就兒童乘車安全一直進行一系列工作，我們認為仍有空間進一步為兒童乘客提供更大的保障。就此，政府在2013年年底建議提高強制在私家車上使用兒童束縛設備的要求，並提出採用身高和年齡作為有關強制要求的準則的方案。自政府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方案後，政府已開展擬定法例框架的工作，並於2018年5月回覆立法會質詢時報告進展。籌劃過程中，我們審視了有關建議涉及的多項複雜事宜，包括罰則、蒐證、可作合理辯解的情況等。運輸署亦特別就以身高及年齡作為準則所牽涉的執法細節及挑戰，例如執法人員當場判斷兒童身高的困難、需要兒童配合等情況，一直與執法部門商討，並尋求律政司的法律意見。此外，過去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亦關注對私家車駕駛者的影響、罰則及執法安排等事宜。就此，我們會小心處理及平衡各方的意見，在進一步制訂細節後，我們會適時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及相關持份者。

主席，局長剛才有在主體答覆中正面回應我的質詢，只是仍未能釋除我和公眾的疑慮。主席，交通意外一宗也嫌多，而近期發生的多宗交通意外，均屬涉及傷亡的大型交通意外，因而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注交通安全的問題，尤其是12歲以下兒童的乘車安全。

就柯議員剛才所提及於近期發生的交通事故，我們感到十分難過。

其中一宗嚴重的交通意外涉及一輛校巴，假如大家有留意，便知道校巴上的學童除有些擦傷外，整體而言，並無嚴重受傷。

可是，正如我剛才所言，無論現時做得如何，我們認為仍有改善的空間，從校巴至私家車，所有我們認為有需要作出改善以保障兒童乘車安全之處，我們也會盡量考慮。我剛才亦已指出，在籌劃的過程中，會涉及法例的規範及執法時或須面對的挑戰，而我們有需要就司機、車主、相關各方的法律責任和罰則作出適當的平衡。這些工作已有相當進度，待我們做好決定後，會盡快回來諮詢交通事務委員會。

《2021年海洋公園公司條例草案》《2021年香港公開大學條例草案》。
主席、各位議員，我動議二讀《2021年海洋公園公司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旨在提供明確法律基礎，賦權海洋公園公司推展海洋公園的未來策略，令海洋公園能轉型發展，成為一個專注保育和教育、扎根自然的休閒度假勝地，長遠達致自負盈虧。海洋公園自1977年成立以來，一直是一個寓康樂、保育及教育於一身的公園，深受公眾歡迎。近年，由於區內競爭越趨激烈，再加上2019年的社會動亂及緊隨的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海洋公園公司於去年年初開始陷入困難的財政狀況。去年5月，我們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相關的財務措施，資助海洋公園公司償還其商業貸款及應付其營運需要；與此同時，政府聯同海洋公園公司就公園的未來路向展開重新審視的工作，仔細研究海洋公園的發展及具體政策方向；其間我們與不同的持份者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亦聽取了業界很多不同的聲音。我在此感謝各位立法會議員和公眾人士在過程中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意見，使我們能集思廣益，制訂海洋公園的長遠發展策略。我們於今年年初如期公布海洋公園的未來策略，目標是將公園轉型成為專注於保育和教育、扎根自然，並結合歷險與娛樂元素，以提升訪客體驗的度假勝地和休閒區。在新策略下，海洋公園公司會增加資源投放，做好保育和教育的工作；另一方面，海洋公園公司會將部分園區或設施，包括下園區外判予其他營運者，打造一個免費開放予市民使用的消閒消費、飲食零售區。這個混合營運模式一方面可以減輕公司在營運上所承擔的財務風險，另一方面亦可令公司有更廣闊和穩定的收入來源。今年3月，我們獲得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相關的財務安排，推展我剛才提及的海洋公園未來策略。今天提交的法例修訂正是要落實海洋公園未來策略的下一步工作。我們於今年1月及2月已向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闡述修例的整體方向，議員備悉修例的需要，對建議並無異議。概括而言，《條例草案》主要涵蓋4個範疇：第一，我們建議擴展和明確訂明海洋公園公司的職能，即除卻康樂和教育外，亦涵蓋保育；並賦權公司可在園區範圍以外進行康樂、教育及保育的工作。第二，我們建議明確賦權海洋公園公司可就執行其職能而與任何其他人訂立合約或安排，讓公司可以將部分園區以外判形式交予其他合作者營運。第三，我們建議精簡海洋公園公司運用海洋公園信託基金推展其職能的相關審批過程。就這方面，我們希望可以方便海洋公園公司將基金運用於資本開支以外的用途，同時確保政府能適度監察基金是否運用得宜。最後，由於在外判安排下，海洋公園公司將不再是海洋公園的單一營運者，所以現行由海洋公園公司制定的《海洋公園附例》規管園內行為，可能會因為引入營運者而產生混淆，出現管理上的問題。因此，我們於《條例草案》內建議，當海洋公園公司及外判營運商準備好採取法例以外的方式規管園內訪客的行為後，我們可以廢除現時的《附例》。主席，我期望《條例草案》能及早獲得通過，可以讓海洋公園公司如期推展未來計劃，因此我在此懇請大家支持《條例草案》的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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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恢復《汞管制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汞管制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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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汞管制條例草案》。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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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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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環境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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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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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汞管制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代理主席，就局長剛才的回應，我可真的完全......我同意《汞管制條例草案》於普遍市民而言，其實沒有太大影響。

《條例草案》附表2載列了受規管製造工序所使用的催化劑。不過，我本人不是理科出身，對於當中的一些內容不甚理解，只知道那些催化劑必然是一些舊式實驗室在使用機器的過程中會涉及的東西。

今年，當這項法案獲得通過時，有關這段歷史的電影便會上畫。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汞管制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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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汞管制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我以《2021年不停車繳費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報告。

法案委員會曾與政府當局舉行兩次會議，審議《條例草案》的細節。此外，法案委員會亦曾邀請公眾就《條例草案》提交書面意見。委員察悉，不停車繳費系統是政府當局於2020年12月發表的《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的其中一項"智慧出行"措施。委員普遍歡迎推行不停車繳費系統，並敦促政府當局制訂更多"智慧出行"措施，以便利駕駛人士。對於政府當局將分階段推行不停車繳費系統，即於某些收費隧道先行推展不停車繳費系統，同時，另一些收費隧道則會繼續採用有亭模式收取隧道費。有委員關注，此一安排會令駕駛人士感到混亂。政府當局解釋，不停車繳費系統將於2022年年底推行，首先推行的或會是獅子山隧道、城門隧道及青沙管制區等對不同種類的車輛採取劃一收費、且地點相近的隧道及管制區。至於交通最為繁忙的隧道，包括香港仔隧道、紅磡海底隧道、東區海底隧道及大老山隧道，政府當局亦承諾會盡早推行不停車繳費系統。這項安排可讓當局制訂合適的交通安排，以確保收費隧道從有亭模式運作順利過渡至無亭模式。至於有委員建議，應盡早在西區海底隧道和大欖隧道這兩條以"建造─營運─移交"模式運作的隧道推行不停車繳費系統，政府當局表示，當西隧和大欖隧道的專營權分別於2023年8月及2025年5月屆滿後，就會實施不停車繳費系統。委員察悉運輸業界就不停車繳費系統收取及追討隧道費的安排所提出的關注。首先，繳付隧道費的法律責任會是由登記車主而非司機所承擔；其次，是登記車主與不同更次司機之間應如何分擔隧道費；最後，如有需要追討隧道費，登記車主須在7個營業日的寬限期內繳付隧道費。業界認為寬限期過短，令他們難以及時查核和清繳登記車主與租車司機欠繳的隧道費。政府當局回應，不停車繳費系統只會收集及儲存個別車輛繳費貼的數據，以及車輛駛經收費隧道的車輛影像，要辨識駕駛人身份有實際困難。而《條例草案》明文規定，登記車主向任何人追討隧道費和附加費的權利不受登記車主在《條例草案》下繳付隧道費的法律責任所影響。此外，運輸署會推出行政措施及技術，便利車主及司機分拆隧道費或分開繳付隧道費。政府當局亦已考慮業界所表達的意見，並會提出修正案，把繳付隧道費的寬限期由7個營業日增至14個營業日。就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方面，委員察悉，運輸署已就不停車繳費系統的框架徵詢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的意見。運輸署會在隧道費服務協議中訂立有關個人資料的清晰規定，確保服務商會採取適當行動以遵從《個人資料條例》訂明的保障資料原則。有委員關注到，不停車繳費系統全面實施後，該系統將會成為收費隧道的唯一收費模式，因此會影響到在收費亭以人手方式收取隧道費的收費員的就業機會，故促請政府當局為受影響員工提供適切的援助。代理主席，以下我會就自由黨的意見發言。為推動香港步向智慧城市，提升車輛過隧道的效率，自由黨支持政府推行不停車繳費系統，並提出《條例草案》以作有關修訂。現時駕車人士可透過不同的方法繳付隧道費，包括以現金、預購的隧道費代用券、八達通卡或信用卡等電子錢包，以及利用快易通公司發出的自動繳費貼來繳付隧道費。利用自動繳費貼是唯一無須停車的繳款方法，但由於營辦商需收取行政費用，故其使用率只有一半。根據運輸署的資料，2020年12月每天平均有65萬架次的車輛使用不同的隧道——因疫情關係，這個數字較疫前為低——但只有33萬架次的車輛使用自動繳費貼。至於以現金付款，當中免不了涉及人手找續，無論是司機拿錢或收費員找續，都會花上一定時間，增加停車及輪候時間。在2017年，政府引入"停車拍卡"式電子繳費設施，雖然可免卻現金找續的時間，但駕駛者仍然需要在收費亭停車，等候收費員按下所屬車輛的費用後再拍卡。因此，隧道塞車，除因隧道的容量已接近飽和外，當中原因是有一半車輛需要在隧道收費亭停車及輪候繳付隧道費。不停車繳費系統不但可增加交通流量，還可避免因停車/開車而引致的路面損壞，減少維修費用，更可減少廢氣排放，可說是百利而無一害。由於不停車繳費系統是通過無線射頻識別技術讀取貼於車輛擋風玻璃上的繳費貼資料，再配合自動車牌識別技術，達致遙距繳付隧道費，車輛不需要再在收費亭停車及排隊繳費，將可令行車更為暢順，有助紓緩隧道及其附近道路的擠塞問題。在不停車繳費系統下，除了"個別車輛繳費貼"外，政府亦按車輛種類設計了不同的繳費貼，即所謂的"繳費貼"，這些繳費貼如儲值八達通卡般運作，以供一些擔心泄露行蹤的車主使用。由於"個別車輛繳費貼"是以登記車主為基礎，當登記車主綁定了指定支付工具後，凡涉及該車輛的隧道費用均會由該指定支付工具繳付；但有一些商用車輛是採取租車制，就以的士為例，一輛的士會由多名不同司機因應不同更次來駕駛，例如早更、夜更、特更，還有替更，因此隧道費一直是由司機自行負責。如果使用"個別車輛繳費貼"的話，的士的隧道費則會全由車主承擔，車主需要分拆不同司機的隧道費是非常複雜及困難的工作。我很多謝運輸署聆聽了業界的意見後，因應的士及小巴業界的營運特色而設計了一個兩件式裝置。當司機加裝了該兩件式裝置後，隧道費便會自動轉移到司機事先登記的支付工具繳付，避免車主及司機事後需要分拆隧道費。不過，如司機的登記支付工具因某些原因未能繳付隧道費，隧道公司則會向車主追討未繳費用，這意味繳付隧道費的最終法律責任仍是登記車主而非司機。初期，《條例草案》只給予7個營業日的寬限期以補繳隧道費，但一輛的士可能會涉及多名司機，一位車主或會涉及多部的士，車主要找出有關司機，在行政上確實需時，7天的寬限期對業界而言是較為倉卒，尤其是因延誤補交相關費用的罰則頗高，因此，業界希望當局能夠延長有關寬限期，讓他們有較寬鬆的時間安排補繳隧道費。根據以往的法例，欠交隧道費屬刑事罪行，一經定罪，可判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6個月，刑罰相對於應繳的隧道費，絕不合比例，故此新條例取消了監禁的處罰，但有關逾期繳款的額外附加費則是倍增，是頗為嚴苛的懲罰。對於政府聽取業界意見後，主動提出修訂，把寬限期由7天延長至14天，自由黨是支持的。自由黨支持政府保留東隧無載客的士通道，讓空載的士繼續享有15元的回程優惠隧道費，而非正價25元。倘若東隧取消無載客的士通道，只會迫使更多的士使用紅隧，因其收費是3條隧道中最便宜的，進一步增加紅隧的負荷。另外，由於隧道塞車，特別是在繁忙時段，的士司機基本上都不願意過海，因為塞車令他們減少流轉，影響收入。如果東隧取消無載客回程優惠，只會進一步減少的士司機過海的意欲，對市民造成不便。當局現時計劃在2024年首季於大部分收費隧道推行不停車繳費系統，但由於西隧和大欖隧道各自的專營權於2023年8月及2025年5月才屆滿，因此，政府需待收回兩條隧道後，才可在這兩條隧道實施不停車繳費系統。為能夠盡快全面落實不停車繳費，政府在收回隧道前應先做好預備工作，以便系統在政府收回隧道後能夠在短時間內推行。不過，在推行初期，有可能出現不同隧道，甚至不同隧道不同方向有不同的收費模式，運輸署應加強宣傳，盡量在車輛進入收費設施或隧道範圍前，及早作出清楚的提示，以避免對駕駛人士造成混亂。隨着不停車繳費系統的落實，收費廣場內的收費亭亦會隨之而拆卸，並騰出空間，政府應善用這些空間，如改善巴士站輪候的設施，甚至引入更多的巴士轉乘站，以減少需要使用隧道的巴士數量，還可增加巴士靠站的空間，避免現時隧道口，特別是紅隧，經常出現長長等候駛近巴士站上落客的"巴士龍"，導致交通擠塞。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通過《2021年不停車繳費條例草案》。本屆政府提出將香港建設成為一個世界級的智慧城市，並且在去年年底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今次《條例草案》推行的不停車繳費系統，我認為是其中一項"智慧出行"措施，這系統預計由明年起分階段在各條政府收費隧道實施。在上下班的繁忙時段，本港多條隧道都出現塞車情況，我相信每個香港人對此不會陌生。在2018年進行的一項研究指出，塞車問題最嚴重的是紅磡海底隧道，其繁忙時段的容車量已較原定設計超出77%，車輛平均需要30分鐘才能過海；第二位是大老山隧道，在繁忙時段，車輛南行往九龍平均需要26分鐘。

市民每天因塞車而浪費大量時間，影響生活質素及整體生產力。

因此，特區政府能否再壓縮其提出的落實時間表，加快進行有關工作呢？

另外，政府亦應該從速全面檢討香港的隧道收費政策，釐定收費高低對使用分配的作用。大家知道紅隧的擠塞情況最嚴重，因為紅隧的地理位置最方便，但收費卻是現時3條過海隧道中最便宜，擠塞自然在所難免。政府應該有清晰的政策目標：隧道收費是以收回營運成本為原則，抑或通過收費水平差異而達致分流作用，使駕駛者可以有"用錢買時問"的選擇呢？政府在2018年提出三隧分流方案，建議透過向香港西區隧道有限公司提供補貼．拉近3條隧道的收費，以紓緩紅隧及東區海底隧道的塞車問題，但有人擔心最終會變成3條隧道同時出現擠塞，因為紅隧及東隧的使用量早已遠遠超出原來的設計容量。在落實不停車繳費系統時，我希望政府應預早估算這對過海交通的影響，以制訂方案，善用現時有限的行車容量及計劃未來基建的興建，包括興建第四條過海隧道，而不是待2023年西隧的專營權屆滿，收回隧道後才開始慢慢考慮。根據資料的分析，近年，香港路面的增長遠遠未能追上汽車的增長速度，這是造成塞車問題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香港建路、架橋、挖隧道，由研究至落成，快者也要七八年，有些甚至要花上十多二十年。另外，隨着港島及九龍發展飽和，越來越多市民選擇或被迫搬到新界區居住，但他們工作的地點往往仍在市區，因而令不少跨區主要幹道，包括屯門公路及吐露港公路，在繁忙時段越來越擠塞。隨着新界未來再有多個新發展區落成，居住人口自然會增加，對交通需求亦會大增，政府必須加快建造各項道路基建。代理主席，科技發展為傳統行業帶來很大轉變，我們要適應新時代，就要不斷提升工作技能和自我增值。推行不停車繳費系統，難以避免令現時隧道從業員受到一定影響，而政府早前回應議會時指出，它會要求承辦商為受影響的從業員提供培訓，以擔任其他有關管理隧道的職位。我希望政府會妥善處理和監察有關安排的實行。隨着香港社會恢復秩序，政治環境回復平穩，社會期待政府能從速解決香港面對的深層次矛盾，我認為塞車及公共交通問題是其中之一。我希望政府能加把勁，回應市民的訴求。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及政府的修正案。

我亦衷心感謝剛才幾位發言議員的支持及意見。政府一直不遺餘力推動"智慧出行"，制訂適合香港的整體策略，有序地落實各項"智慧出行"措施，例如自動駕駛車輛、全新版"香港出行易"、公共交通數據、新一代停車收費錶及自動泊車系統等。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應用創新科技亦便利市民生活。政府的政策大方向是要把香港構建成為一個世界級的智慧城市，當中推行不停車繳費系統正正就是《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中一項主要的"智慧出行"措施。不停車繳費系統利用科技，讓駕駛人士可以透過無線射頻識別技術，輕鬆地以繳費貼遙距繳付隧道費。推行系統後，我們亦可以拆除隧道的收費廣場，所騰出的空間可以用作其他與交通有關的用途，例如擴闊現有巴士站及改善候車區設施，以及加設巴士轉乘設施。因此，不停車繳費系統不但便利駕駛人士，亦令其他出行的市民受惠。《條例草案》旨在提供法律依據，以在政府收費隧道及青沙管制區推行不停車繳費系統。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議員及業界團體普遍支持政府推行不停車繳費系統，亦就執行細節表達了寶貴的意見。我們聽到一些運輸業界的持份者，特別是租用商用車輛的車主和司機，關注繳交隧道費的寬限期只有7個營業日，不足以讓他們分拆及繳交隧道費。事實上，為方便這些商用車輛，包括的士、紅色小巴或貨車的車主及租用這些車輛的司機分拆隧道費，政府早前已清楚表明會推出行政措施和技術，包括向車主提供交易紀錄結單、透過流動應用程式以個別付款帳戶繳費，以及採用兩件式裝置，以便利這些車主及租車司機更靈活地按照他們的運作模式繳付隧道費。儘管有上述的措施，我們亦理解在實施不停車繳費系統後，相關業界不但在初期需要時間適應新系統的操作，往後亦可能需要處理分拆隧道費的工作。因此，在聽取業界及持份者的意見後，我們建議將繳付隧道費的寬限期，由7個營業日延長至14個營業日，讓業界有更充裕的時間作出繳費安排。就此，我會在稍後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有關修正案，修訂《條例草案》的相關條文。《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政府會在《道路交通條例》下訂立一項新規例，以規管繳費貼的發出和使用。我們計劃在本立法年度內，向立法會提交新規例。相關政府部門亦正馬不停蹄進行各項籌備工作，以期在2022年年底起，陸續在各條政府收費隧道和青沙管制區推行不停車繳費系統。我們會在推行新系統前加強宣傳，以期令更多車主和司機了解不停車繳費系統和使用繳費貼的安排和好處。我們和議員一樣，十分關心可能因推行不停車繳費系統而受影響的現職員工。就此，運輸署一直與各隧道及青沙管制區的管理、營運和維修營辦商密切溝通，積極鼓勵營辦商協助他們所聘用的收費員及其他受影響的相關員工轉換合適的崗位，例如繼續向收費員提供培訓以至資助等，以協助收費員轉職成為營辦商所聘用的交通督導員，或安排員工轉職至營辦商或其母公司所經營的其他業務。此外，在推行不停車繳費系統時，新的隧道費服務商亦需要具豐富經驗的人員協助操作收費系統及處理相關工作。

我們會繼續與相關持份者溝通，亦會跟進有關工作。收取隧道費是其中一項有效的交通管理措施。剛才亦有在座議員朋友提及免除隧道費，但我們要明白，豁免個別隧道收費只可在交通情況許可下實施，以免引發額外的交通流量，加劇現時的交通擠塞情況。在交通情況許可的情形下，本屆政府會設法減輕市民、公共交通營辦商及運輸業界使用政府收費隧道和管制區的開支。在此原則下，屯門―赤鱲角隧道在2020年12月通車時，政府已豁免使用新隧道和青嶼幹線的收費；而當將軍澳―藍田隧道啟用時，新隧道和將軍澳隧道亦會豁免收費。至於其他隧道的收費，運輸署已展開"擠塞徵費"研究，全面檢討並重新制訂政府收費隧道及青沙管制區，包括西區海底隧道和大欖隧道的收費水平。"擠塞徵費"是按交通管理的需要，適度增減車輛收費以調節交通流量，紓緩交通擠塞，便利市民出行。我們會適時就研究的建議諮詢有關持份者，包括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代理主席，我懇請議員支持《條例草案》和稍後提出的修正案，使政府可以盡早推行不停車繳費系統，讓駕駛者和出行市民都可享受應用創新科技所帶來的便利，實踐"智慧出行"。我亦希望以幾個字回應一些議員朋友的評論：我們會全面、有序、快速推行。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21年不停車繳費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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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21年不停車繳費條例草案》。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委員已獲得通知，全體委員會會合併辯論各項條文及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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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至94條。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會動議修正案，旨在修正第9、18、19、28、40、46及71條。就修正案詳情，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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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先請局長發言，局長在現階段無須動議修正案。然後，我會請委員發言。合併辯論結束後，全體委員會會先表決沒有修正案的條文納入《條例草案》，然後表決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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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講稿附錄所載沒有修正案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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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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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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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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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21年不停車繳費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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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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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21年不停車繳費條例草案》。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5月7日的會議上批准開立46億1,130萬元的承擔額，從資本投資基金撥款予郵政署營運基金作為營運基金資本，讓香港郵政可以展開空郵中心的重建計劃。

決議案獲通過後，我們會於2021年下半年如期展開重建計劃所需的各項準備工作，期望可於2027年完成建設新空郵中心。

主席，今次的議案內容，是由資本投資基金撥款約46億元注資郵政署營運基金，用作興建位於香港國際機場的新空郵中心。有關撥款早於上月初獲財務委員會通過，我覺得現在討論的擬議決議案純屬會計上的安排，可說是把錢由政府的左邊口袋撥入右邊口袋。不熟悉公共財政的市民，包括我在內，其實都覺得有關安排頗奇怪。我在財委會會議上曾詢問，為何當局選擇以注資基金的模式，而不是用一般政府工務工程撥款的模式來推展有關項目。政府的答覆很簡單，因為郵政署是以營運基金方式運作，故此覺得這種模式較適合。我對這個答案並不完全滿意。如果郵政署真的做到營運基金的原意，能夠自負盈虧，甚至有盈利，便理應自行出資或通過借貸來進行工程，為何要問庫房及納稅人討錢呢？今次的做法，是由政府撥出相等於興建空郵中心所需要的100%資金，交由郵政署推展有關工程，這樣跟政府直接興建整幢空郵中心、再交由郵政署營運，我看不到有何實質分別。唯一的分別是，採用注資基金的撥款模式，立法會對有關項目的監察便會更少及更困難。一般工務工程項目，例如興建馬路、天橋或學校，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出資，並首先要諮詢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然後交由工務小組委員會審核，最後再由財委會審批，前後經過三重審議。但是，類似今次興建空郵中心的注資撥款模式，就只須諮詢相關事務委員會及交由財委會審批。作為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我並不介意有關撥款沒有經過工務小組委員會審核，但我關注的是，如果有關項目無須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政府所提供的資料、數據和圖表等便不應該減少。今次空郵中心項目不算有甚麼大問題，因為在財委會開會審議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郵政署也有主動向議員講解，並迅速提交議員要求的補充資料。因此，對於有關撥款及今次的議案，我都是支持的。不過，對於近期多項同樣以注資模式推展的工程項目，例如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第一批次發展、數碼港擴建計劃、獎券基金等，我與不少議員都頗有意見，認為政府提交的資料實在太少，令議員難以有效地審議，難以為庫房及納稅人把關，甚至很容易被人誤以為政府刻意想繞過立法會的監察。我早前便透過內務委員會主席向政務司司長反映，我希望政府正視有關問題。主席，在"攬炒派"當道，立法會"拉布"情況嚴重的時候，不少工務工程撥款均被無理拖延甚至拖垮，政府是否因而希望盡量迴避立法會，並提交少一些資料，以免被人鑽空子、挑骨頭或"拉布"呢？無論如何，在"攬炒派"退場、立法會恢復正常，以及香港的選舉制度得以完善後，政府便不應該抱有這種心態，而是應該向議員和市民開誠布公，與立法會互相配合，齊心一致，為香港市民的福祉努力。

我在此就謝偉銓議員提出的問題作簡單回應。其實，謝議員所提的問題，於我們在財務委員會審議有關文件的討論當中亦有提及。謝議員所提及的財務安排，不是採用工務工程項目的注資形式，而是以資本投資基金撥款予郵政署營運基金，這確實是政府整體上的財務安排。因為在政府部門中，有一些部門是以營運基金的形式運作，希望它既是一個政府部門，又可以按照接近商業的模式營運，以增加其效率。

我們秉承這種既有的方式，絕不會如謝議員所擔心般會減少議員對這個項目或部門的監察。

我亦感謝謝議員認同我們在財委會審批的過程中，有向包括謝議員在內的議員詳細解釋整個項目的運作，並回答了很多問題。

總括而言，這個財政上的安排可讓郵政署及早開展重建計劃，透過採用先進的設計，配備智能科技和最新的機械升級處理能力，使空郵中心將來的運作更具效率，並充分回應電子商貿行業的蓬勃發展對香港跨境郵遞服務所能夠產生的需求和商機，亦令香港能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國家郵遞暨物流樞紐作出貢獻。因此，主席，我感謝大家對這項決議案的支持，以及早前提出的很多意見。我懇請各位議員通過這項決議案，讓香港郵政可以立刻開展其重建工作。

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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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無立法效力的議員議案。

主席，我首先感謝李慧琼議員提出的議案辯論，以及麥美娟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今次有關"改革主要官員問責制"的意見，帶出了議員對特區政府現行政治委任制度的關注，以及對提高管治效能，更好推動香港整體發展的期望。我的開場發言會重點講述政治委任制度的發展和現況，以及在通過《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後為我們帶來由亂及治的新契機，可以更好地發揮政治委任制度的優勢，有利香港重回正軌，重新出發。我會在總結發言部分綜合回應議員提出有關政治委任制度及其他方面的建議。政治委任制度是特區政府管治團隊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區政府在2002年引入第一批政治委任的司、局長，組成最高層的政治領導層級；2008年政治委任制度進一步發展，增設兩層政治委任官員，即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形成目前的3層級的政治委任制度。在這制度下，政治委任的主要官員須就各自政策範疇內的事宜承擔政治責任，向行政長官負責，並統領有關政策範疇內的執行部門。副局長主要負責協助局長處理各方面的政治工作，尤其是處理與立法會相關的事務，協助政府解釋政策，並爭取議員支持政府提出的方案。政治助理負責協助司長、局長和副局長進行政治聯繫和遊說工作，亦負責提供政治分析和意見。香港是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社會對政府施政的要求越發提高，意見越趨多元，不同持份者對政府施政往往有不同的立場和訴求。政治委任制度的設立，正正是因應社會的變化，讓特區政府的管治更靈活和互動，確保施政能迅速有效回應社會訴求，更緊貼民情，滿足社會需要。政治委任制度有助特區政府靈活吸納政府體制內、外最適合的人才出任政治委任職位，將社會不同界別、不同背景、不同年紀的人才引進政府，在一支專業常任的公務員隊伍配合下，令特區政府決策考慮更全面，施政更有效，亦可為特區培育政治人才。事實上，現屆政府的問責團隊正是來自社會不同界別的人士，有不同的專業背景，當中包括公共行政、政黨、商界、專業人士、學術界、傳媒、智庫等，達致了政治委任制度廣納人才的目的。過去兩年，本港接連受社會事件及疫情衝擊，但現屆政府的問責團隊仍然努力不懈，迎難而上，致力解決社會、民生、經濟等問題。行政長官重視官員問責精神，近年的施政報告除了提出新的政策措施外，亦通過施政報告附篇詳細交代各政策範疇取得的成效。我不打算在此重複這些文件的內容，但只會重點以抗疫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來說明特區在問責制下的管治表現。在抗疫工作方面，自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在去年年初爆發以來，特區政府一直以維護香港市民健康為最優先考慮的負責任態度嚴陣以待，並採取各項措施遏制疫情。自接獲國家衞健委通報後，特區政府迅速地於去年1月初將2019冠狀病毒病納入《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訂明的表列疾病；並在第一宗感染個案確診後，在去年1月25日將2019冠狀病毒病應變級別提升至最高的"緊急"級別，由行政長官領導跨部門督導委員會暨指揮中心，因應疫情發展制訂相關策略和措施。香港過去一年多以來的抗疫經驗，在特區政府領導班子的領導下，各政策局/部門之間良好有效協作，帶領着香港社會成功戰勝一波又一波的疫情。例如去年9月1日至14日，食物及衞生局與公務員事務局聯同其他來自不同部門的現職及退休公務員和輔助隊伍成員，眾志成城，為市民提供免費的病毒檢測服務。在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下，合共為約178萬個樣本進行2019冠狀病毒病核酸檢測。此外，為了提升追蹤接觸者的工作，食物及衞生局早前已與創新及科技局開發專為追蹤接觸者而設的內部資訊網站，以連接各有關部門、機構及現有資訊系統，通過中央電子方式收集追蹤接觸者所需的資料，大大提升了追蹤接觸者工作的效率。自第四波疫情爆發後，政府又積極加強各項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的措施，在行政長官親自指揮及各司局相互配合下，現時第四波疫情已成功受控，本港亦已連續16日沒有本地確診個案，而行政長官日前更宣布進一步放寬部分社交距離措施，使市民可以進一步恢復正常生活。主席，本屆政府的施政成果得來不易。必須留意的是，過去數年的議會泛政治化，令行政和立法機關之間相互配合困難重重，不但難以凝聚共識，甚至令特區政府施政舉步艱難，更重要的是令香港白白錯失了不少寶貴的發展機遇。但隨着《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以至"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落實，香港正踏入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的效果立竿見影，扭轉了特區多年來的亂局和亂象，市民回復正常生活，"一國兩制"亦得以繼續前行，行穩致遠。與此同時，《香港國安法》更令特區政府可以重新聚焦，將資源從應對"黑暴"事件調撥到解決社會深層次問題上，為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促進經濟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目的是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愛國者治港"，確保香港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於本年5月27日順利三讀通過，並在5月31日刊憲生效。在經完善的選舉制度下，我們相信議會必定能夠回復為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理性互動的平台，切實履行和貫徹《基本法》賦予立法機關的憲制職能，有助提升特區政府的治理效能，共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政府將致力達致良政善治，與社會各界一同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長治久安。在實施《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後，特區政府在行政長官帶領並各主要官員的共同努力下，施政效能已明顯提高。例如，直至本年6月18日，立法會在本立法年度合共通過了23項政府法案，並正在審議7項政府提交的條例草案。這些都是關係到社會、民生、經濟的重要法案，亦是立法會和社會各界都渴望能作出的重要政策改變，能及時推出，必定能夠有助香港撥亂反正，與時並進，促進發展。另外，政府在今個立法年度截至6月11日，已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出60項工務工程計劃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撥款額高達約1,332億元。這些及時撥款亦有助促進本港民生經濟發展。主席，總括而言，經過多年的實踐，我們認為目前的政治委任制度切合特區的管治需要。接下來我會細心聆聽各位議員的發言，然後我會再作總結回應。

主要官員問責制實施多年，的確存在不少問題，是需要檢討和改革。這有客觀因素，亦有主觀因素。客觀因素當然是反對派過去一直拖政府後腿，令政府無法發揮行政主導。

主觀因素就是架構和制度，這離不開問責官員和公務員團隊的合作。香港有一隊優秀的公務員團隊，每位公務員也很優秀，香港亦有良好的制度。公務員懂得守護香港的制度和程序，但他們忘記了守護我們的初心，就是為人民服務。正因為缺乏了為人民服務的意識，令到政府團隊往往事事只說程序，懶政風氣盛行。他們不會主動關心如何服務市民，亦未必會關心如何能真正幫助市民，關心的只是他們所做的事是否符合程序和制度，這對他們來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事實上，很多問責官員手上沒有人事任命或調動的權力，以致他們未必可以好好指揮整個公務員團隊。

除非某些局長出身公務員政務官系統，對公務員系統運作比較熟悉，才能夠有效運作團隊。所以，問責制必須進行檢討和改革，問責性不單體現在高官身上，而是要由上至下貫穿整個公務員系統，要求公務員團隊同時向問責官員負責，讓局長有權決定所屬政策局轄下的公務員升遷去留，令到問責官員真正"既有責也有權"，這樣才可以全面指揮隊伍，確保施政理念得以貫徹落實和執行。除了問責制的問題之外，更重要的是，香港需要從根本強化公務員為人民服務的心態和思想。現時不少公務員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公僕，他們可能只當自己是"官"，用為官的心態甚麼也要"管"。其實他們最根本的任務應該是為市民服務，這樣才會有動機。他們缺乏主動性為市民大眾服務，缺乏創造性，每天可只聽命令做事，我認為這樣的態度一定要改變，要記着為人民服務是我們的初心。最後，由於時間關係，我想指出，習主席在2017年來香港的時候曾說，"為官避事平生耻"。我希望通過改革公務員制度、改革問責制，可以令到香港的公僕有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盡心盡力履行職責，服務市民大眾。

主席，我發言支持李慧琼議員提出"改革主要官員問責制"的議案，但我首先必須強調，我絕非要對官員興師問罪，亦不希望官員丟官下台。我只是認為只有改革和優化主要官員問責制，才能真正有效地加強官員的承擔及提升施政效率，推動香港向前發展。相信很多市民和我一樣有一種感覺，就是自董建華政府後，主要官員問責制似乎已名存實亡。近年尤其如是，因有不少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事件，不難看到官員失職的地方，例如選舉事務處丟失載有數百萬選民資料的電腦、食水含鉛、沙田至中環綫剪短鋼筋等事件，但政府每次的解釋不是制度出問題，便是程序使然，從未見有官員被問責。去年疫情爆發，政府由採購口罩、外防輸入，以至社區檢測、隔離檢疫等，無一不是反應緩慢、應對差勁，換作是內地官員有此抗疫表現，相信早已問責下台。但是，香港至今仍未見有任何官員需要為抗疫不力負上責任，似乎千錯萬錯，政府官員永遠沒有錯。主要官員問責制形同虛設所帶來的後果，可說有目共睹。市民對政府失去信心和信任，政府民望每況愈下，得不到市民的支持，即使是接種疫苗這種利己利人的事，市民也拒絕響應。

主席，問責制名存實亡，亦是導致香港出現很多深層次矛盾的原因。例如現在大家經常詬病的教育問題，試想教育局當初面對學生騎劫畢業禮、圍堵校董、處理教師失德等問題時，若不一個勁兒以為官避事的態度面對，而是以負責任的態度嚴肅跟進處理，香港的教育又怎會淪落到今日的田地？由此可見，只有加強問責才能促使官員更有承擔。主席，"黑暴"和疫情令香港經濟元氣大傷，幸好中央政府及時出手，制定《香港國安法》，為香港撥亂反正，隨後又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為香港的長治久安奠定基礎。在這情況下，政府官員實在再沒有理由不作為。因此，我支持李慧琼議員的議案，並期望特區政府官員能夠嚴以律己、力求上進，真正成為有擔當的問責官員。至於麥美娟議員的修正案，我基本上認同，但卻認為是否成立文化及體育局，仍須從長計議。因此，我會就麥美娟議員的修正案投棄權票。

主席，"治香港若烹小鮮"，今天這項議案的標題應改為"改革香港主要官員問責制"，我強調是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主要官員問責制。香港是國際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城市，我們既是中國的一部分，又是國際間兵家必爭之地。中央就着香港的繁榮穩定，近日先後頒布《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為的是給香港動大手術，令香港恢復穩定。現在我們已進入康復期，必須讓原有的好細胞繼續發揮作用，千萬不能藥石亂投，把好的和壞的細胞一併消滅，而應保留一定的政治胸襟，讓香港的原有優勢繼續發揮作用。首先，我認為香港政府不應事事倚靠中央。中央這次是不得不出手，但在政治、經濟和民生這3方面，中央既已協助我們恢復政治穩定，如在經濟和民生方面也要拖中央下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便未免太過失敗。

我認為香港政府應積極完成這項憲制上的立法工作，否則中央對港府能力和承擔的印象，必又再次大打折扣。另一例子是最近熱議的土地釋放問題，大家常說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經民聯對此亦表支持。不過，有些政黨卻急不及待地提出如香港政府做不到，大可提請中央釋法，我聽罷甚感憂心。香港基礎穩固，中央巴不得我們自行解決土地和稅制問題，為何要急於提出若做不到便請中央釋法，再次把中央拖下水呢？香港無論回歸前後，都是奉行"小政府，大市場"原則，所以我早就說指望香港政府能應對危機，可能是過分的要求，但保留市場的活力和動力，政府則有責。正如疫苗，市場發揮了很大作用，政府可以在背後推動、協調和鼓勵，這才是香港的本色，因香港人一向都是倚靠自己的一雙手，從以前一無所有時已是如此。我知道大家需要房屋供應，也有很多民生和退休保障問題需要改善，但我同時必須指出，"一國兩制"的初心是香港必須維持資本主義的優勢，第一是維持低稅政策。

所以，回到香港政府主要官員問責制這議題，我認為官員首先要有承擔精神，必須長袖善舞，具有容納精英的政治胸襟，這才有助香港重拾經濟活力。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感謝李慧琼議員提出今天這項議題，我支持她的議案，亦贊成麥美娟議員的修正案。其實，將運輸及房屋局分拆，已經是立法會的共識。作為過來人，我是第一批問責官員，我很明白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當時為何要引進這個制度。

其實，董先生引進的，就是效法美國總統制中的政治任命制。我亦明白董先生為何要引進這個任命制度，因為他擔任了近5年行政長官後，發覺真正屬於他的班子甚少。他加入特區政府時，身邊只有路祥安，"國師"葉國華，還有一位女秘書，在政府這個大組織內，他缺乏親信。我亦知道他想引入一些專才。在第一屆問責制，他是做到的，例如負責醫務衞生方面，他找來楊永強醫生，他是一名資深的醫生，醫學知識當然較前任政務官為多——當年應該是由霍羅兆貞女士出任衞生福利局局長——當然，由醫生擔任較由政務官擔任好。在金融方面，他委任梁錦松擔任財政司司長，這也是正確的，因為政府很多屆財政司都不是真的修讀過經濟或有市場經驗的人。

主席，首先感謝李慧琼議員今天提出"改革主要官員問責制"的議員議案，我個人非常贊同，並認為是合時的，因為畢竟問責制在2002年開始，至今已接近20年的時間。我已從政多年，曾與很多司局長級的官員、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多次在政策議題上交手，留意到在主要官員問責制方面，無論在政策制訂或落實推行上，真的仍有可以改善的地方。主席，其實實施主要官員問責制，目的是為了可以吸納社會各界的管治人才，更多有才華的人加入政府，加強主要官員對政策範疇的承擔，更好地協調政策的制訂，提升政府施政效能，加強行政與立法機關的合作，而很重要的是，更好地回應社會的訴求，即是說制訂政策及執行時可以更貼地，"急市民所急"。主席，我剛才也聽到很多同事說了不少現時執行問責制上的不足地方，我想特別討論數點。第一，是關於缺乏團隊合作精神。我個人明白問責官員來自很多不同專業和界別，有些是來自政務官體系出身，有些是來自外面的專業界別，有些可能是來自教育界、醫療環保等，有些則來自政黨。但是，在高官問責制方面，我認為其中一項很重要的是團隊合作。在過去一段時間裏，這個團隊的合作其實不太好，以反修例事件初期來說，我在這議事廳裏曾經說過，當時看到的畫面很多時是特首、保安局，加上數名主要負責紀律部隊的官員來解畫和拆彈，但其他官員的參與程度十分低。前方正在打仗，但後方不團結、不齊心，這當然不理想。但是，公道地說，正如局長剛才提到，"黑暴"事件後至今是有所改善的，特別在疫情下，其實也看到團隊合作已改善，但這方面仍有很多地方可以改善。第二，是未清楚確立問責官員和公務員系統的領導地位。我個人也曾向前任局長了解，局長與公務員系統的磨合其實並非如想象中般好，原因是問責團隊在職級架構上，對公務員包括身邊的常任秘書長、副秘書長及下一級的政務官，沒有釐定一個很清楚的領導關係。這亦體現在公務員晉升選拔委員會這個平台的參與方面。據我理解，這個晉升選拔委員會的成員主要來自資深政務官，主席是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或該局常任秘書長出任，但問責局長在當中的角色好像只有被諮詢。

我與一些局長討論時，他們告訴我："不要只跟我說，屬下的公務員不肯做，我們也沒有辦法。"這情況絕對不理想，因為始終需要局長與公務員系統配合，才能推動政策。

就此，我們很多時候與部門溝通時也會遇到這障礙，即政策局與政策局之間原來各自為政，只做自己的事，有時候簡單來說有"推波"的情況，例如這邊說與我無關，你找那邊，然後那邊又將你的問題轉交另一邊。在政策局與政策局之間的溝通上，我希望在檢討問責制時可以理順一下，究竟是否真的要所有事宜均由司長帶領呢？其實政策局與政策局之間的溝通協作機制怎樣可以做得更好呢？最後是有關政策局的架構重組。

主席，數天後便是7月1日，這一天除了是香港回歸暨特區成立24周年，亦是《香港國安法》實施1周年，以及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的大日子。在中央支持及《香港國安法》的協助下，香港過去一年成功止暴制亂、由亂至治，再加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三一一"決定及《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獲得通過，為香港政制堵塞漏洞、撥亂反正，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不過，香港要戰勝疫情、重見繁榮，解決由殖民時期累積下來的種種深層次問題，始終要由特區政府去做，並由香港人自己管理好香港，不可以經常依靠中央幫忙。因此，本會今天討論由李慧琼議員提出的"改革主要官員問責制"議案，是相當適切和合時的。早於2019年年底，"黑暴"仍然肆虐的時候，我在提交予特首的施政報告建議書中，已經指出香港需要變革，當中包括改革政府管治思維和手法，以更迅速有效地應對越來越複雜的政治及經濟環境。我提議的改革方向包括：提高官員的主動性及積極性；提升施政效率、精簡行政程序、訂立成效指標，改變過往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陋習；加強跨部門、跨政策局的溝通協調；加強官員對國家發展及國際形勢的認識，以及加強創新科技及新媒體應用等。政府的施政短板，在"黑暴"及疫情初期充分顯露出來，尤其是部門各自為政的問題。有部分人或會認為，在《香港國安法》及新選舉制度落實後，政府的組織架構、問責班子及公務員制度便無需再變革；其實剛好相反，有了穩定的政治及社會環境，政府更要加快步伐，穩中求變，回應市民期望。主席，我看到官員的積極性及團隊合作近期有所改善，做決定時也更果斷，但在速度和效率方面有時仍然差強人意，當中最多人批評的是他們在解決土地及房屋問題方面的表現。麥美娟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建議重組現時房屋、發展、運輸及環境的政策範疇，我在過去數年也不斷提出這項建議，上屆政府亦曾經推動過，但可惜被"攬炒派""拉布"拖垮。如果有機會，我覺得政府可以再做。另一個方案是增設《基本法》中訂明的副司長職位，專責覓地建屋，統籌各個政策局、部門，以及相關法定機構的土地房屋工作。不過，即使重組政府架構，亦不代表香港的住屋問題能加快得到解決，始終成事在人。現任發展局局長黃偉綸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已經十分努力及積極，但單靠兩位局長和問責官員努力是不足夠的；即使加上副局長及政治助理，全體政治任命官員亦只有約30人；如果18萬名公務員欠積極，政府又如何能做得好呢，也不會做得快。相對於主要官員問責制，我認為現時的公務員制度亦有不少改善空間。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作為管治者，必須堅定理想信念、更新知識觀念、掌握過硬本領；自覺站在國家大局上想問題、辦事情；在公務員體系方面，亦要建立健全的激勵機制，推動"能者上、優者獎、庸者下、劣者汰"......

主席，特區政府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的目的，是要加強主要官員對其負責範圍的承擔，確保政府能夠更有效地回應社會的需要。但問責制已推行近20年，與市民的期望真的有落差，政府的確需要檢討現時的制度。我相信今天發言的議員會就不同的範疇表達他們的想法，我會集中談論與我相關的部分。今屆特區政府的任期還有約一年的時間，即使想吸納管治人才，相信亦不容易。但除了人才外，還要提升施政效率，政府各政策局亦必須各司其職。自由黨一直認為現時各個政策局的分工不均，有些政策局兼顧的範疇過於廣泛，令推行政策的工作滯後，甚至顧此失彼。

在今屆特區政府成立前，自由黨早已向政府表達把運房局分拆的意見，但一直未見寸進。去年12月，我再就拆局事宜在議事堂上提出質詢，但政務司司長以處理疫情為由，沒有提出拆局的時間表。自由黨明白拆局或重組架構是一個大手術，但如果手術能令施政更有效率，為何不實行呢？至於是否如修正案所建議般把一個範疇獨立成局，開設交通運輸局，自由黨則持開放態度。除拆局外，自由黨希望政府考慮成立類似香港機場管理局的海事及港口管理局。全球九成的貨物均是經海路運輸，因此，海運業是兵家必爭之地，但香港近年的貨運量排名節節下跌，現時全球排名第九位。近日有很多批評說我們苟延殘喘，行政長官對這個形容詞的回應是"應該要處理"，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都是支持香港成為航運中心的，如果貨運業一直弱化下去，對香港來說並非好事。雖然近年內地港口發展蓬勃，但香港的港口貨櫃吞吐量仍然維持在1,800萬個標準箱，可見香港港口仍然有一定的優勢，包括頻密且覆蓋廣泛的班輪服務，以及碼頭高效率的貨物處理工作；香港港口更有"船期追趕港口"之稱，因為我們的理貨效率高，能追回於其他港口延誤而損失的時間。雖然海運及港口業的經濟貢獻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1.1%，但其所支持的本港四大經濟支柱之一的貿易及物流業，則佔本地生產總值及總就業人數大概20%。為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海運中心的地位，政府在參考顧問的建議後，在2016年成立了香港海運港口局，但顧問所建議的是一個擁有執行權力的法定機構，而不是一個諮詢組織。

最後我想一提的是，政府的施政與市民的期望經常出現反差，明明是好的施政，但結果往往事與願違，引來怨聲載道。歸根究底，正是政府官員在推行政策前沒有清楚了解民情，甚至根本不了解有關行業的運作，以致好事變壞事。因此，在問責制下，管治人才固然重要，但必須確保相關官員在推動任何政府政策前，能充分掌握民情，並先與相關人士或團體進行充分溝通，好讓政策能夠順利推行。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俗稱"高官問責制"的主要官員問責制，由2002年至今已經實行超過18年，踏入第十九個年頭，正值需要進行大規模檢討、甚至全面改革的時機。因此，李慧琼議員提出"改革主要官員問責制"的議案進行辯論，正好是啟動有關改革的一個契機。主要官員問責制需要改革的範疇眾多，實在難以一一涉獵。因此，我主要希望探討如何優化問責官員與公務員團隊的合作這個問題。

然而，在現時的制度下，負責執行各項政策的公務員團隊與問責官員分屬不同系統；局長作為政策局的最高責任人，亦無權參與局內公務員升遷調配的安排，而問責官員團隊與局內各級公務員亦沒有明確的領導關係。由於局內的高級公務員升遷調配不受局長所左右，一旦局內的高級公務員與局長在某些問題上持有不同意見，甚至雙方關係不咬弦的情況下，難免令當局推行政策措施時出現很大的阻滯。

有見及此，當局必須全面理順及釐清問責官員與公務員團隊的從屬關係。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李慧琼議員的議案。

主席，李慧琼議員剛才在開場白中說出兩大重點：第一是團隊的理念，第二是如何培育政治人才。我想首先談談團隊的理念。全世界所有政府，無論是西方世界或我們的國家，都是由政黨帶領的。西方世界政黨輪替，無論哪個政黨上場，都是由自己政黨的班底當所有的問責官員，但特區政府的所有問責官員，正如李慧琼議員剛才所說，來自五湖四海，甚至籌組班子時很多人互不認識，不知道對方有甚麼背景或做過甚麼，那麼如何可以有一個真正的團隊？為何要有政黨政治或全世界政府都是由政黨帶領呢？我們組政黨的，大家一起加入政黨，第一，理念一定相同；第二，大家共同在政黨內打滾那麼久，互相認識，知道對方的背景和強項，執政時便分工，有人負責經濟、有人負責民生，已有足夠默契，或知道對方的工作方法，這樣才能推動工作。

主席，第二是培育政治人才。直到現時為止那麼多屆，真的可以逐級升遷的，基本上只有3人。第一位是唐英年，由局長升至財政司司長和政務司司長，當然他還想選特首，但落敗了。第二位是現屆的徐英偉局長，由政治助理升至副局長，再到局長。

因為民建聯現時有2位成員擔任局長、1位擔任副局長、3位當政治助理，更據聞將有1位加入局長的政策局填補副局長的空缺，即現屆政府未來可能有7位問責官員來自民建聯，所以他們現正進行大量培訓工作、探討很多相關課題，我相信下一屆可能會有更多來自民建聯的人才當政治問責官員，我們拭目以待。

有個別問責官員被人攻擊至體無完膚，甚至有人將施政的種種弊端完全歸咎於問責官員。事實上，問責制確實存在結構性問題，今天香港的政治全面回到正軌，我同意現在是適當時間作出改革。對於問責制，我認為要公道說句，問責制由誕生的第一天開始便成為反對派追擊的對象，行政主導根本名存實亡，政府變成"熱廚房"，問責官員只有"捱打"，根本難以做到具體成績。在這種有辱無榮的環境下，越來越少人願意當問責官員。所以，問責制是有問題，但把所有施政問題歸咎於問責制亦不公道。有人說道，問責官員沒有高瞻遠矚的魄力，不能解決深層次矛盾，不能達到問責制的目的。當年參與推動問責制的劉兆佳教授曾指出，問責制的原意是要讓特首組建志同道合的領導班子，同時建構一個管治聯盟，由建制派、愛國的專家、學者、意見領袖及社會各界組成，從中挑選問責官員。他們抱持基本的共同理念，施政可以有連貫性，官員制訂政策時亦可以高瞻遠矚。不過，最終不但管治聯盟做不成，反而每屆政府完結皆會變成官員大換班，施政自然難以有連貫性，官員亦不敢推出長遠政策，自然不能解決深層次矛盾。不過，香港今天終於可以由"愛國者治港"，希望可以逐步落實管治聯盟的概念，從而落實問責制的精髓，亦鼓勵有志者加入政府工作。問責制的另一個問題，是問責局長雖然是有關部門的首長，但竟然不會涉及公務員仕途的有關事宜，例如聘任、晉升及紀律事宜。根據現行制度，常任秘書長雖然要向問責局長負責，但公務員和問責官員沒有從屬關係，而《公務員守則》亦訂明兩者是夥伴精神的合作關係。公務員只向公務員上司負責，問責局長不可過問公務員的仕途。這種制度其實相當古怪，在實施問責制前，局長對公務員有全面管理權，但現時的問責局長卻變成名副其實的無兵司令。事實上，公務員制度的好處是穩定，壞處是傾向保守，而問責制可以為政府引入新思維，如果兩者能夠完美融合，政府施政便可以做到穩健又求創新。然而，現時這種夥伴精神的合作關係，要靠局長與公務員搞好關係才能成事。從管理的角度而言，這種特殊制度容易把大家推向對立面，引發問責官員和公務員的衝突，這些事以前皆曾發生，日後亦會發生。我想這種權力分割的做法絕對不利於管治，政府應研究如何處理。最後，我想談談政治助理的問題。很多人認為政治助理同樣是問責官員，但沒有甚麼實際作用。當年增設政治助理一職，目的是要為局長提供政治意見及評估，工作性質應該類似政治公關，是一個很重要的職位。不過，不知何故，過去不少政治助理由"政治素人"擔任，變成用首長級的工資訓練政治新人。可能大家被"政治助理"的名稱誤導，結果等於放棄政治公關的工作，難怪過去政府與反對派駁火時，在爭取輿論及推銷政策時無還手之力，反映出政府亦不重視政治公關。所以，政府可考慮把政治助理易名，避免誤解，並邀請經驗豐富的政治、公關或傳媒人才擔任，做好政治分析、評估民意趨向、提出推銷政策方針，以及打通政界人脈關係等工作，以發揮應有作用。

主席，我發言支持李慧琼議員提出的"改革主要官員問責制"議案。主席，我認為李慧琼議員的議案正合時宜，而我亦想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講話來形容今天這項議案。習主席說道："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

這些都是他們多年來建立的良好作風，所以應予保留。不過，如果我剛才所說的3點變得僵化，便可能會變成官僚主義或形式主義，影響政府施政。以前有反對派坐在對面時，我們可以說反對派阻撓政府施政，但現在反對派已不成氣候，社會十分期望政府有飛躍式的進步，令施政更貼近民意。

應是求助，我聽到後亦覺得當事人很慘。有一名女士想申請財政司司長推出的8萬元失業貸款。

我剛才所舉出的只是關乎貸款的例子，事實上，整個政府的運作流程可更貼地、更精簡，讓市民對政府訂定的政策感到貼心，並覺得真的有所幫助，而非讓他們感到，政府設定高的政策門檻，目的是留難他們。我希望政府能夠留意這點。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李慧琼議員的議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李慧琼議員提出的"改革主要官員問責制"的議案。

李議員所提出的"改革"二字，可能未必有太多人理解其真正意思。改革是由上而下的，而外面的人所說的"革命"，則是由下而上的，目的都是想政府作出改變，因為現行制度有問題。

第一，是檢討。

請問特區政府會否考慮每年或每兩年作恆常調整，對政府內部的運作進行微調呢？

因此，梁議員剛才建議局長選擇與其合拍的常任秘書長，並非沒有原因。當然，他可能比較直接，而用人的問題亦不止關乎常任秘書長，還可能涉及其他技術官員例如副秘書長等。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這並非絕對的原因。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首先感謝李慧琼議員動議原議案及麥美娟議員動議修正案。的確，檢討主要官員問責制，切實提升政府的治理水平，是社會各界十分關注的議題。主席，特區政府於2002年開始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出發點主要是為了吸納社會各界管治人才，加強主要官員對其政策範疇的承擔，提升施政效率，以及促進行政立法機關的合作，務求達致強政勵治的目的，當時獲得社會各界的普遍認同和支持。主要官員問責制推行至今已超過18年，若根據上述目的來衡量，成效可謂差強人意。這固然有體制上的原因，其中一個問題是，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職能。他們本來都有協助和支援局長之責，但其職能及分工卻不夠清晰。同時，《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亦過於空泛簡單，未能形成實質的問責機制。過去數年，香港可謂內憂外患：社會內部撕裂嚴重，既受立法會的"拉布戰"拖累施政，又受到"黑暴"肆意破壞搗亂。同時，外部世界複雜多變，美國掀起的中美貿易戰令世界經濟發展蒙上陰影，隨後更有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在內外因素交織下，特區政府施政舉步維艱，經濟民生大受影響。主席，隨着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香港國安法》及作出關於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對於終止本港的內訌和撕裂，效果立竿見影，法治和社會秩序逐漸恢復，立法會的運作也回復正常，為大眾市民所樂見。未來，隨着落實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規定和要求，進一步貫徹"愛國者治港"原則，有利實現良政善治。我認為，特區政府必須因應最新形勢，積極求變，檢討主要官員問責制，同時應理順政府的職能架構，精簡行政程序，推行服務改革，以提升政府的施政和決策的效率，配合社會發展所需。我曾一再建議當局，為了有效落實各項基建發展及工務工程，以及完善公、私營工程的規管，應盡快全面檢討相關政策局和各部門之間的分工和協作。主席，"愛國者治港"實質上強調愛國愛港的人才治港，完善主要官員問責制，實現良政善治，人才是一大關鍵。當局必須廣開"才"路，培養大量愛國愛港、不同年齡層的政治人才。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作為愛國愛港的主要政團，匯聚了不少工商專業精英，一直為香港發展盡心盡力。面對本港新的發展格局，經民聯在6月18日發表了《七一宣言》，提出在新時代的兩大口號"推經濟、惠民生"，並圍繞兩大口號推出四大綱領，包括"推動良政善治、工商專業創富、市民共享繁榮、培養治港人才"。在培養治港人才方面，經民聯促請當局積極吸納工商專業人才，在政府架構內為工商專業人士設立"掛職"鍛鍊平台，委任更多工商專業青年精英加入政府諮詢組織，並在公務員學院為工商專業人士設立培訓機制，以訓練和選拔管治人才。同時，經民聯認為應加強愛國愛港的政黨與社團在培養政治人才方面的合作，為特區政府選拔、培養、輸送管治人才，充實人才庫。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李慧琼議員的原議案及麥美娟議員的修正案。

政府在2009年提出六大優勢產業，當中包括文化創意產業、醫療產業、教育產業、創新科技、檢測認證和環保產業，當中以文化創意產業的產值是最高的，在2019年，大約有1,156億元，較2009年的632億元上升83%。

其他行業例如剛才通過有關不停車繳費的法案，便是自動化導致一些收費員可能失業，要轉行，但創意產業不會。例如最近政府推動應用藝術科技，不但不會令文化創意人員減少，更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透過應用這些科技大大提高內需，對外輸出文化，創造大量優質、有滿足感、有發展空間的就業機會。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亦留意到，文化創意產業佔GDP的比例，在2003年達至5.1%的高峰後，便稍為回落至2019年的4.2%。其他地方的文化創意產業都是高歌猛進，為何香港卻停滯不前呢？我看到最大的問題是，政府的統籌角色始終欠缺有活力的規劃。現在文化創意產業要靠民政事務局兼顧，有時候我也替徐英偉局長感到為難，又要做地區行政，又要做文化，又要做體育。其實體育政策都有一樣的問題。政府搞精英化、盛事化，但不太能做到普及化，在體育上創造的就業職位不足。很多精英運動員只能做運動員，相關的體育產業未能跟上，所以投入體育訓練的人亦不足夠。因此，我們很希望政府能夠成立文化及體育局。其實早在2012年，上任行政長官曾經嘗試做過，但被反對派"拉布"阻撓而做不到。我希望今屆政府或未來的特首能夠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成立文化及體育局，讓香港能夠好好出發，政府做到強化政府角色，主動介入，進取有為，訂立指標......

主席，首先，我感謝李慧琼議員今天提出這項"改革主要官員問責制"議案。談及改革，其實不是指過去這個制度一定是失敗，談改革可以有兩個情況，第一，當然是要總結過去經驗，反思過去有甚麼做得不足的地方；另一方面，可能是面對新形勢，故此要因應過去和將來，提出改革問責制。主席，有數點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點，究竟主要官員問責制的主要官員，是向誰問責及為誰執政呢？

因此，我們這群主要官員既要向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負責，亦要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過去，特別是過去兩年，從香港發生的種種大事可以看到，香港的事情其實是國家的事情。又例如中美貿易戰，是國與國之間的事情，我們一群主要問責官員雖然是在特區內處理特區的事務，但必須要有國家大局的意識，要知道如何配合國家的重要政策。我們有些官員過去在這方面確實有一些盲點，否則，我們便無需後來才興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正是因為過往國家興建高鐵時，我們自己放棄了配合這個機會，後來我們才要興建香港段，以配合國家的高鐵系統。讓我談談現時新界邊境的發展。很多時候，我們看到官員提出的種種基建或設施建議，其實只着眼於香港特區，把邊境視作最荒蕪的地方來處理，並沒有從國家大灣區的整個布局來考慮。即使是我們的教育政策，當我們談及兩文三語時，我們的教育如何配合"一帶一路"的政策呢？現時內地的港人子弟在學校除了學習兩文三語，其實還在學習另外一種外語，例如阿拉伯語，為甚麼？因為要配合"一帶一路"政策。

另外一點我想說的是，當我們談及問責官員的權責問題時，市民很容易會聯想到下台。但是，有權就有責，要問責，首先要賦予足夠的權力給我們的問責官員。以當年的SARS事件為例，時任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因此而問責請辭。可是，主席，我看回當年的立法會，我們的專責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其實也沒有要求局長下台。當年的調查報告是由當時的反對派羅致光——即現任局長——擔任主席，但當時也沒有要求局長問責下台，報告主要針對的是以前的衞生署署長及當時的高級公務員。在這種情況下，為何局長會下台呢？這正正因為過去我們對這個問責制的理解有所偏差。

所以，正正因為這些問題，未來我們需要在主要官員問責制裏反思和提倡改革。主席，我謹此陳辭。

然而，須知道一個政府的效率高低，除了問責官員，公務員團隊也非常重要。

主席，我十分感謝李慧琼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

主要官員問責制自實施至今，已有18年，卻給人停滯不前的感覺，被市民批評為"慢吞吞"。在"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大前提下，特區政府可否大大提升其管治效能？這樣才符合市民的期望。

這是個大問號。

主席，首先，我十分感謝李慧琼議員提出"改革主要官員問責制"的議案及麥美娟議員提出修正案，讓我們有機會重新討論及檢視一下已實施18年的主要官員問責制。我翻閱《香港2001》年報，當中有關主要官員問責制的章節指出：推行問責制的目的是要令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為其施政承擔起責任；讓特區政府的領導層理念一致，方向明確。政府須民情在心，民意在握，與廣大市民、立法會、社會各界團體有密切的聯繫和溝通，令施政的優先次序更明確，政策更加全面協調。這樣，我們便可以為市民和社會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主席，香港回歸祖國已24年，主要官員問責制於2002年開始實施。可是，在過去的18年，政府有否認真執行主要官員問責制呢？我相信大家對此感受甚深，均認為政府在這方面未能審時度勢以與時並進，尤其是在處理政治、經濟及民生議題時，均未有考慮到全局，完全欠缺"一國"視野。

我們是否只側重於"一國兩制"中的"兩制"呢？

"攬炒派"或別有用心的人一直強調"兩制"，他們在過去24年來，均一直只談"兩制"而不談"一國"。結果，這變成國家安全漏洞，令"攬炒派"有機可乘，搗亂議會，大搞"黑暴"，擾亂社會秩序，甚至提倡"港獨"，"攬炒"香港，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其實，中央為香港落實《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目的在於讓香港能全面落實"一國兩制"及"愛國者治港"，為香港開展了良好的勢頭。

主席，我發言支持李慧琼議員提出的這項關於改革主要官員問責制的議案，亦會支持我的同事麥美娟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將這項議案具體化。

主席，雖然局長表示現在沒有"拉布"，政府的效能已提升了、辦事快了，但在這裏，我很想強調，今時今日社會對政府的要求和期望已有所不同。過去當"拉布"情況很嚴重，凡事變得很政治化時，政府做事慢，社會會認為"有少少落袋"、"袋住先"也好，有些事能走多少步便走多少步，當時社會是這樣的。但今時今日，沒有了"攬炒派"、沒有了"拉布"的阻力的時候，社會的要求便有所不同了。局長，社會要求政府做事爽快些，要提高效能，所以，在這大前提下，如果政府仍未能解決房屋問題，以及未能處理貧富懸殊的問題，那它其實便是遠遠落後於形勢。主席，正如我剛才提到，過去一段時間，"政治化"的問題令香港舉步維艱。民生議題長年累月都被政治化，這甚或導致一些議題未能獲得討論。雖然議員議案是無立法效力的，但起碼大家可以討論一下究竟接下來社會有甚麼需要關注的問題，希望——即使那些議案沒有立法效力也好——政府能嗅到"????味"，但是，議員議案辯論是剛恢復不久，黃國健議員在早前的會議上提出"全方位增加土地供應"的議案，而今天，麥美娟議員則就"改革主要官員問責制"這項議案提出修正案。主席，其實我們並非說現行的問責制、政治委任制度一文不值，我們並非要表達這意思。反而，我們想強調社會的要求已提高，要求比以前更快的效率，這是政府一定要知道的。政府不能夠仍有這種心態，即：凡事慢慢地做，按部就班地做。

例如房屋，其實《長遠房屋策略》已經公布多年，但似乎就着何時達標並穩定10年後的土地房屋供應，政府仍未有着墨。如果一切照舊的話，大家可以想象到，問題是不能解決的，所以大家才這麼着緊政府是否要在制度上作出轉變、改革，以加快或者......以表現出政府對某些問題的重視。

主席，革新公務員系統、改革主要官員問責制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絕對不是容易的事。不過，我認同《大學》第四講所說，"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目前來說，我們的公務員架構逐年遞增，人手方面每每要公務員事務局開設職位、設置新欄目，因為社會亦在進步當中，需要人才來協調和執行政策，在所難免，但久而久之又變成制度的臃腫，令我們開設一個新職位時沒有"一個入，一個出"。雖然社會人口增多了、工種增多了，但總有一些部門需要精簡。當我們設置一個新的部門應付新社會形態的需要時，必須作此考慮。所以，"修身"很重要。

市民對我們有一種銳利的眼光、有批判性的眼光，檢視我們每天的工作表現。

普遍而言，在公務員的行列中，差不多都在等時間到。論功行賞固然好，但"不做不錯"自然會"上位"，也是一種慣常的"潛台規"。我們要把後者洗革；你沒有任何的功，就不能夠有獎，亦不能夠有賞。剛才蔣麗芸議員說的制度是不錯的，稱為"薪效掛鈎制度"。有大膽思維、解放自己思想、多勞多得，這是一件好事，起碼可以抗衡那種"不做不錯"、"最重要遭解僱的不是我"的心態。我認為"正心"便是要專心把事情做好，不要等運氣到，無論是公務員或問責官員都要同心。第二，要"修身"，獎、賞、罰、刑必須清楚。

若不稍為減磅......五一得五，五八中四十，我說那部分起碼有9,000人。九千人是很大的數目，但沒有問題，就着最近宣誓的事宜，誰在"阿支阿左"，左搖右擺，不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無須多想，立即解僱。

在這兩點下一番工夫，應該會有成效。主席，我支持這項議案，但亦要深思熟慮、大膽地付諸實行。

主席，非常感謝麥美娟議員就"改革主要官員問責制"議案提出修正案，其實該修正案是把我原本的議案具體化。對於具體化的方向，我們表示認同，包括將現時房屋、發展、運輸及環境政策範疇重組。但是，由於她的修正案提出很多非常仔細的建議，民建聯現階段還在聽取大家的意見；對於如此具體的意見，我們還在研究當中。所以，今次對於麥美娟議員的修正案，我們會投棄權票。這並不表示我們不支持麥美娟議員提出的方向，我亦希望藉此機會與麥議員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至今的一些看法，希望集思廣益，為探討未來如何推動改革或完善主要官員問責制再做工夫。房屋與運輸分開由不同政策局來處理，我相信這是社會的共識。公道的說，我記得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上任的時候，也很希望改革這方面的政府架構，但大家都知道，當時議會"拉布"，他未能改革便已經要上任。市民對問責官員充滿期望，所以唯有在現時的架構裏下工夫。我相信局方也會思考這個問題，但現時快將舉行行政長官選舉，是否最適合改革的時間呢？可能現屆政府也在思考這個問題。不過，我相信未來有意參與行政長官選舉以至參與管治的朋友也會思考會否把房屋和土地合併為一個局，而我相信大家的答案也是認同的。所以，我們的研究結果也同意把房屋和土地規劃開發放在同一個政策局，不過是否名為"房屋及發展局"，我們尚未有結論，我們初步傾向名為"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不過，在現時的政府架構裏，如果把工務配搭環境，我覺得好像與環境本身未必最相匹配，所以我現階段未能完全支持這個配搭。我們初步的建議或我自己的構思是把主管運輸和工務的政策局結合，即回復以往原本的架構；另外，在環境方面，則把保育的工作與之結合，令到環境和保育可以一起處理。至於文化及體育局，我很同意陸頌雄議員剛才的解釋，但該局是否只處理文化及體育事宜呢？從我進行的研究看到，很多國家的設置就是把文化、創意、體育和旅遊結合為一局。

所以，如果文化及體育局獨立成局，可否考慮把體育和旅遊納入其中呢？不過，歸根究底，對於如何重組政府架構，我認為每個政黨或每個人可能有不同的想法，關鍵也是如我剛才所說，現屆政府可能現時......局長的party line不容許他說要做，但我相信這是有意參與行政長官選舉或參與管治的人值得思考的。事實上，正如問責制推出的初心，我們設立問責制的原意是讓行政長官可以選擇一組志同道合的人參與管治。同樣地，政府架構亦應該讓行政長官與其團隊商量，推出一個他們認為最能夠達致良政善治的管治架構。所以，我在現階段支持麥美娟議員的方向，不過由於太具體了，所以民建聯投票時會投棄權票。藉最後的時間，我想回應葉太對蘇局長的批評。我明白為了辯論要舉出例子，不過我覺得那種說法可能未必完全是事實，我相信蘇局長稍後有機會再與葉太溝通。我覺得大家今天都是實事求是，討論如何進一步完善整個制度，而並非針對個人進行討論。

主席，我感謝剛才各位議員踴躍發言，並提出很多寶貴意見和建議，我現在就各位議員的發言作扼要的整體回應。剛才有不少議員提及政治委任官員和公務員關係的問題。我想在此指出，在現時政治委任制度下，政治委任官員與公務員團隊一直通力合作。按政治委任制度的精神和分工，政治委任官員必須緊貼社會脈搏、與社會互動，透過雙向溝通，一方面掌握民情民意，了解市民所需，從而考慮制訂相應措施和政策，另一方面讓社會大眾多了解和支持政府的政策，同時廣納社會大眾的意見，令政策更緊貼民情，切合社會的發展和需要；而公務員同事的職責是協助政治委任官員制訂相關政策及落實有關措施。而《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亦已清晰訂明政治委任官員與公務員的工作關係，以及彼此的權責分工等關係。在此，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工作經驗，最近在完善選舉制度立法的過程中，大家也知道有關任務相當繁重，工作量亦很多，時間也十分短促。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由策劃、草擬法例、提交立法會審議、作出修訂、再審議，最後修訂了8項主體法例和24項附屬法例。在這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上，我和我的公務員團隊同事合作無間，能夠在這段時間完成工作，我可以形容大家是目標一致、分工明確、合作無間、無分你我。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作為現任的問責局長，亦是前公務員同事，我相信我有資格向大家說明，香港的公務員同事是非常優秀、廉潔、高效的，目前與各政策局的合作是相當好的。另外，有個別議員認為現時的問責官員團隊來自不同類型、界別，可以說是五湖四海，與政黨成員有共同政治理念不同，恕我在此說我不敢苟同。雖然問責官員來自不同階層和界別，有着不同的專業背景及經驗，但大家都有共同理念，就是要支持行政長官的施政理念，以及為國家、為香港、為市民謀幸福，這就是我們的共同理念。

我過去接任或擔任局長的工作，其實也是本着此理念去做的。另外，有議員提出在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的重要原則下，需要吸納更多有能之士，成為特區政府的管治人才。我們認同提升治理效能的其中一個重要關鍵是吸納人才。要施政暢順，做到以人為本，必須有大量有能力的愛國治港人才。本屆政府致力為青年提供更多議政、論政的機會。現屆政府推出的青年委員自薦計劃已常規化，並已擴展至更多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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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自薦計劃推出以來，透過該計劃直接或間接獲委任至諮詢及法定組織擔任不同職位的青年人，已經超過400人；而政府的人才庫內的青年人數目已由2017年時約1,000人大幅增加至現時逾3,000人。這些公職亦可作為政治人才培訓的搖籃，培養青年從獨立客觀角度看待社會問題。政府會繼續營造有利環境，提供更多機會以吸納更多具潛質的人才。特區政府亦歡迎政黨舉辦培養管治人才的課程，以及提出建立人才庫的計劃，為香港培育更多管治人才，不論將來是參與公職或是選擇任何從政道路，都能為廣大市民作出更大的貢獻。關於政治委任官員的承擔問題，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區政府公務人員必須盡忠職守，對香港特區政府負責。政治委任官員，包括副局長、政治助理，全數已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向社會真切體現我們對《基本法》和香港特區的忠誠和承擔，增強公眾對政治委任官員的信心。特區政府在處理不同的問題上，往往會面對不同的意見甚至批評，政府官員都會虛心聆聽和理性考量，並因應實際情況作出適當改善和跟進。事實上，過往特區政府亦有主要官員曾就大型工程出現嚴重事故向公眾致歉，並積極帶領整個團隊作出跟進和改善，展示他們的承擔。一些議員提到加強政策協調對有效施政及提升效率的重要性。在這方面，雖然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負責不同的範疇，有不同的分工，但對於公眾而言，政府是一個整體。事實上，每一個工作範疇都不會完全只由一個政策局單獨處理，落實政策亦有賴相關政策局之間的充分配合。現屆政府十分重視各政策局和部門之間的溝通和協作，尤其是涉及跨局、跨部門的工作事務，更需要各相關政策局和部門群策群力，以社會整體利益為依歸，這樣才能達致最佳的施政效果，為市民謀取最大的福祉。行政長官在2017年施政報告提出政府要負起"促成者"的角色，以政策目標為依歸，更好地檢視現行的政策和措施，大力統籌和促進跨部門合作，這正正顯示現屆政府務實高效的管治理念和決心。再舉一些例子，特區政府對"十四五"規劃極為重視，這也是國家未來5年發展的重要方向和行動綱領，對香港、特別是疫情後的迅速復原可謂至關重要。在行政長官領導下，各相關政策局正通力合作，善用國家對香港在社會、經濟、民生、政治等範疇的全力支持，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繼續以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十四五"規劃指出要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在這方面，政府在2020年11月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下設立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使政府可以更有力地統籌、協調和推動大灣區建設及各項政策措施的發展，並提高社會各界對大灣區建設的了解、認識和參與，務求抓緊大灣區所帶來的無限機遇；在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的同時，也為推動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創造更大的空間和動力。政府過去一年多的抗疫工作，同樣不是一個政策局所能獨力處理。跨局、跨部門協作已經是我們推行防疫抗疫工作的必要及最有效方式。

在提升施政效率方面，政府會繼續加強各政策局及部門之間的合作，透過使用創新科技及精簡業務流程，令政府的服務更便民和更具效率。另外，有關麥美娟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建議將現時房屋、發展、運輸、環境政策範疇重組為房屋及發展局、交通運輸局、環境及工務局，以及成立文化及體育局。就有關建議，不少議員亦發表了意見及論據。我們明白議員提出分拆及合併不同政策局或成立新的政策局的建議，是希望政府可以聚焦和整合資源，讓政府可以更有效地推動各項政策和措施。事實上，歷屆特區政府都曾經重組管治架構，在管治架構上優化各司局間的職能及分工，以提升管治效益和效率。例如，政府在2007年將原有的11個政策局重組為12個；在2015年，特區政府又設立創新及科技局，以統籌推廣創新及科技的政策；而在現屆政府上任不久，也落實了兩項政府架構改動，分別是把當時的效率促進組撥歸創新及科技局，以及把法律援助署撥歸政務司司長辦公室。重組架構是重要事項，需要立法會審議通過，當中涉及很多複雜的考慮和需要充分的籌備。事實上，在一般情況下，在特區政府換屆時，新選出的候任行政長官只有不足3個月的時間向立法會提交政府架構重組的建議，並須諮詢立法會各個相關事務委員會的意見，以爭取立法會的支持，以便在7月1日新一屆政府成立時正式開始運作。其間，候任行政長官還需要提名主要官員供中央人民政府考慮任命，因此時間非常緊迫。如果大家還記得，在2012年第四屆特區政府開始運作前，當時的候任行政長官亦曾提出架構重組的方案，以配合新一屆政府的施政理念及社會需要，但方案最終並未獲立法會通過。隨着現時立法會已回復理性暢順的運作，以市民福祉為本位，我們期望下任行政長官會切實考慮議員在今次議案辯論所提出的意見。有議員提到政府須充分掌握民情和加強溝通。就此，特區政府高層官員一直積極向各界解說政府的各項政策，並透過各種渠道向市民作出宣傳，希望獲得市民的信任和配合，提升施政效果。各政策局及部門亦時常留意社會上所散播的不同信息，並在有需要時通過不同方式，例如新聞稿、社交媒體貼文或簡報會等，主動迅速作出澄清、駁斥謬誤；政府亦積極利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如設立網站和透過"添馬台"Facebook專頁等，直接向市民發放資訊，以正視聽。在這方面，政府會繼續加強及做好政策宣傳和資訊發放的工作。主席，經過多年的實踐，政治委任制度是一個切合特區管治需要的制度，既可廣納人才、有效回應市民的訴求，亦可提高政府施政的透明度和問責性。特區政府會持續檢視各政策局政策範疇的工作、目標和施行情況，並會秉持開放態度，虛心聆聽及積極回應各位議員和社會各界的意見和建議，按實際需要在適當時候進一步優化相關制度安排，以不斷提升施政效率及提高管治能力，更好為市民服務。香港正進入由亂而治，撥亂反正，重新出發的新時代，在社會穩定和諧、政府與議會各界共同努力的大前提、大環境下，特區政府在行政長官帶領下，各問責團隊和公務員團隊會齊心合力，一定能夠聚焦處理各種社會的深層次問題，着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我們會繼續全力對抗疫情，並確保未來幾場重要的選舉能夠順利舉行，推動香港繼續向前邁進。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現在請麥美娟議員動議修正案。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麥美娟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

主席，首先我非常感謝19位議員發表意見，為辯論增添很多思考的空間，我亦尊重局長的回應。現在是一個改革的年代，亦是一個良政善治的年代。我相信未來有意參與管治或參選行政長官的人才，以至整個社會，必定會繼續思考如何改革高官問責制，讓香港可以實現良政善治。懇請各位支持我的議案。謝謝大家。

無立法效力的議員議案。姚思榮議員動議的"支援受疫情影響的特困行業"議案。

稍後我會先請姚思榮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然後請易志明議員發言，但他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合併辯論現在開始，請有意發言的議員盡快按"要求發言"按鈕。我現在請姚思榮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新冠病毒病疫情沉重打擊香港醫療系統、影響民生，為了控制疫情，政府實施限聚令及對抵港人士作出隔離檢疫安排，導致消費力減退，入、出境旅客出現斷崖式下滑，而香港的服務業明顯下跌。為此，政府推出了一連串支援措施，包括為防疫抗疫基金撥款，推出"保就業"計劃，資助受疫情影響的僱主、僱員，避免出現倒閉潮及裁員潮。隨着疫情開始受控，大部分營業處所重開，本地消費逐步恢復，政府的措施初見成效，近月香港整體的失業率明顯得到改善。根據政府統計處上周發表的最新勞動人口統計數字，香港整體失業率下降至6%，反映不少行業開始復蘇，但與消費及旅遊業相關的行業失業率卻仍高達9.4%。從各項數據顯示，傳統的四大支柱產業中，復蘇主要反映在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等相關行業，而另一條支柱的旅遊業及其相關行業卻斯人獨憔悴，在復業無期下奄奄一息。香港旅遊業在2018年高峰時期，貢獻了本地生產總值4.5%，就業人數超過25萬。2019年下半年受到"黑暴"影響，旅遊業尤其是入境旅遊出現明顯收縮，就業人數較2018年下跌10%至23萬人，對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降至3.6%。本來寄望2020年可以復蘇，可惜禍不單行，去年1月底開始香港受內地疫情影響，逐步實施封關，至今已經接近1年半，入、出境旅遊收入大跌超過九成以上，雖然未有確實公布的失業數字，估計目前的失業率肯定遠超其他行業。整整兩年了，旅遊業受打擊程度可想而知。主席，雖然政府推出多輪惠及旅遊業的支援措施，然而，在病毒不斷出現變種、各地疫情反覆多變，至今通關無期的情況下，旅遊業仍然看不到復蘇的希望。目前，已有不少旅行社大幅裁員、放無薪假，甚至選擇倒閉，自由工作者更是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零收入。最近，為幫助旅遊從業員，政府將24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1,700多個管理短期工作崗位，外判予旅遊業界，短短幾天，有超過1萬人應徵，可見旅遊界失業的嚴重程度。事實上，獲得臨時工作的只是少數，不少長時間失業的從業員已等不及，只有選擇轉行。主席，即使有望恢復通關，亦有不少不確定因素，從最近新加坡"旅遊氣泡"一波三折、澳門政府從開始要求14天"清零"改為28天"清零"，可見恢復正常通關的複雜性。旅遊業一直為香港經濟作出不少貢獻，除帶動零售、飲食、交通、物流、會議展覽等行業之外，還為大量基層市民提供工作崗位。作為四大經濟支柱的旅遊業，現在卻落得如此地步，政府有需要擔負起行業救亡的責任，如果不再伸出援手，難免一沉不起，從而拖慢香港經濟復蘇的步伐。近數個月，我跟部分議員一再要求政府對特困行業推出有針對性的支援措施，但政府一直拖延，無視業界長時間面對經營上的壓力。所以，我提出這項議案的目的，是希望政府正視現實，根據特困行業受困的程度，再增撥資源，幫助特困行業渡過難關，亦為未來旅遊業復蘇做好準備。為達致適切的支援效果，我有以下數項建議。首先，政府應該對特困行業作出一個定義。既然是特困行業，可以理解為過去1年受疫情影響，收入最少下滑超過五成，而未來數個月仍然看不到業務回復到以往五成的可能。環顧與旅遊相關的行業，大部分也符合我假設的定義，不少公司下跌幅度其實遠超五成，肯定是特困行業。其次，政府應該支援對香港有重大貢獻而復業有困難的特困行業。早前政府曾經先後撥款支持國泰航空和香港海洋公園，也是基於以上原則，但相比跨境水陸客運交通則有明顯的不公。據統計，疫情前每年約有3億人次通過不同渠道進出香港，其中有三分之一是通過跨境巴士和渡輪；由此可見，跨境客運業對香港的經濟、民生、就業，以及國際形象作出了不可以替代的貢獻。跨境客運已經停擺接近1年半，其間除了保就業之外，政府只是對每輛跨境巴士、跨境出租汽車、跨境渡輪作出不同程度的補貼，以及對每名本地跨境巴士司機資助23,400元，但補貼的數目與行業所承受的衝擊完全不成比例，本地的旅遊巴和航空業亦面對類似的問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目前這些行業的經營者不少已經山窮水盡，亟待政府再度伸出援手。即使未來復蘇有望，復業前，這部分的運輸業界仍需要承擔維修保養、消毒設施、重聘人手等一大筆開支，需要政府提供復業的啟動基金；如果得不到適切支援，部分的航線難免萎縮，影響旅遊業復蘇的進度。最後，政府應該根據上述評估，對特困行業提供合適的支援。政府經過兩輪的保就業扶助措施，已經掌握相當數據，完全有能力製訂新一輪有針對性的支援特困行業的計劃。不少業界反映，去年保就業的做法，能有效支持特困行業及其員工，有助行業渡過難關，希望政府積極考慮。主席，除了提供支援之外，業界最希望政府控制好疫情，並以積極的態度，爭取早日與內地、澳門及海外通關。只有恢復通關，才能夠真正解決香港的經濟及旅遊業的問題。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隨着疫情有所緩和，已接種疫苗的市民數目不斷增加，政府亦陸續允許被指令停業的表列處所復業，近日市道稍有起色，餐飲及零售消費有所增長。不過，有部分行業仍然未能夠受惠於疫情的緩和，我們形容這些行業為特困行業，涉及的行業已在我的修正案中列出。姚思榮議員剛才已就旅遊及相關行業的情況作出說明，我以下會集中談論跨境客運業，而稍後張宇人議員會就其他飲食及娛樂業說明。自2019年年中的"黑暴"事件發生後，旅客人數持續下跌，跨境運輸業大受影響。隨後，因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為應付疫情，政府自去年2月起關閉大部分口岸，跨境客運渡輪及跨境直通巴士服務基本上全面停止，只餘下行走兩個未關閉的陸路口岸的穿梭跨境巴士維持非常有限度的服務。根據政府的資料，今年首季，這類跨境巴士的行車架次約為4,000次，乘客量只有28,000人，平均1輛車只載7人，完全是開一輛蝕一輛。由於跨境巴士服務近乎停擺，葵涌貨櫃碼頭一個臨時停車場便泊滿這些閒置的旅遊巴，被業界稱之為"巴士墳場"，當中不乏跨境巴士。過去17個月，跨境客運業可謂極度艱苦經營，能夠捱到今天仍未倒閉的，絕對是"有苦自己知，淚向心中流"。

須知道，跨境客運服務需要符合兩地要求，無論是跨境巴士或跨境渡輪，不論其牌照或司機和船長的資格，均需要滿足兩地要求，而跨境司機及跨境車輛更是採取捆綁式管理，凡更換司機便必須重新辦理手續，手續需時不在話下，市場上亦缺乏合資格的跨境司機。因此，政府有必要幫助這些營辦商繼續生存，否則一旦口岸開通，市場將難提供足夠的跨境客運服務。既然政府日前宣布為支援展覽業而延長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6個月至明年6月底，我希望政府同時亦向跨境客運服務業及其他特困行業提供進一步資助，以紓緩該等行業面對營運資金短缺的問題。行政長官上月出席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時表示，鑒於香港本地疫情已明顯受控，她正爭取廣東省的支持，有序及有限地逐步放寬往內地的檢疫要求，而澳門政府日前亦表明，香港如果連續28天零確診，便可有條件通關，種種信息均顯示通關在望。可是，如果跨境客運服務業要重新復業，還需要一定資金，用作重聘所需的支援人手、加設配套設施，以及需對長期露天並閒置多時的運輸工具作全面維修保養及消毒，以確保運輸工具具備安全運作的條件。既然跨境客運服務是促進香港與內地及澳門人流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希望政府考慮向業界提供我多次在議會提出的復業津貼，確保業界能夠在通關後暢順運作。

主席、各位議員，我首先感謝姚思榮議員提出議案，以及易志明議員提出修正案。受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香港整體經濟以至各行各業都受到非常大但不同程度的衝擊。政府十分明白、了解和體恤這種情況，亦在過往1年多以來不斷提出很多不同的解決方法，並借助這個議會與大家一同商量。